主席，香港迪士尼樂園度假區自2005年開業以來，已營運超過10年，是本港旅遊基建的重要一環，對本地及海外訪客來說，已經成為其中一個最多人到訪的旅遊熱點，亦有助鞏固香港作為國際首選旅遊目的地的地位。我們一直有透過香港旅遊發展局向到訪香港的旅客做分析調查，發現到訪樂園的旅客中，有大約50%來香港的主要目的是要到訪樂園，可見樂園的吸引力及實力。樂園營運首10年合共接待了超過5,800萬訪客人次，這些訪客在港的額外消費約為1,360億元，為本港經濟帶來的增加值達749億元，相當於本地生產總值的0.38%。樂園同期亦為香港整體創造195,700個職位，為市民製造大量就業機會。政府致力追求本港旅遊業均衡、健康和長遠發展。我們亦已指出香港不應只着重旅客人數的增長，應邁向服務多元化和高增值方向。由於樂園已有穩固的基礎，以及為了令樂園能在區內競爭日趨激烈的環境下，繼續發揮其實力，吸引世界各地高增值旅客來港和推動旅遊業發展，我們認為現時是合適的時機，在未來數年推出一系列新的遊樂設施。在上月公布的樂園擴建及發展計劃下，樂園在2018年至2023年期間差不多每年都有新設施推出，包括以大受歡迎的迪士尼品牌"魔雪奇緣"和"漫威英雄"為主題的新園區。計劃一方面能提升樂園的吸引力和競爭力，同時亦是我們發展旅遊業的其中一個策略，目的是吸引更多高消費、過夜及不同市場的旅客到港，令旅遊相關行業受惠，並創造就業。我們預期擴建及發展計劃在未來40年可為香港帶來額外385億元至416億元的經濟淨值。計劃的建築期內預計可創造大約3,500個職位，完成擴建後樂園亦可額外提供600個職位。因計劃所帶來的額外訪客及消費會為香港整體帶來約5,000個職位，並逐步增加至約8,000個職位。就質詢的3個部分，現答覆如下：一及二為盡快推出樂園擴建及發展計劃下的娛樂項目和設施，及時為本港旅遊業發展加強動力，以及由於是次計劃的規模較大，雙方股東認為按照現時"香港國際主題樂園有限公司"的持股比率攤分擴建及發展計劃所需的109億元作股本注資是恰當的做法，即是根據現時政府53%及華特迪士尼公司47%的持股比率。我們曾經考慮以借貸方式支付擴建及發展計劃所需的款額。然而，減低合營公司的債務及利息開支是雙方股東的共同願景，事實上自2009年我們已逐漸大幅降低合營公司的負債，因此我們認為以股本注資的方式支付擴建及發展計劃所需的款額，將會更有利於合營公司的長遠財務表現。事實上，合營公司在本財政年度的最高負債已達23億元。根據我們的評估，在沒有擔保的情況下，合營公司現時最多只能借得約40億元，根本不能在市場借得整筆109億元的款額。

擴建及發展計劃下的新項目自2018年起陸續落成後，能有助樂園充分發揮其國際特色，進一步開拓本地、東南亞及內地市場，刺激入場及消費意欲，同時延長訪客在樂園的逗留時間。我們預計在2025年，樂園的每年入場人次可達900萬至930萬。

三樂園是香港的一項重要和策略性的旅遊基建投資，其發展需要配合政府推動旅遊業和整體經濟發展的政策。

基於樂園現時的財務狀況，以及它對推動香港旅遊業及整體經濟發展的策略性作用，政府現時沒有計劃考慮出售樂園股份或引入第三方投資者。事實上，政府可根據合營公司雙方股東的協議，商討出售股份予第三方投資者。若日後樂園的財務狀況合適及在符合香港整體經濟利益的前提下，政府會因時制宜，就此作出考慮。樂園是本港重要的旅遊設施，政府作為樂園的主要股東會繼續監察樂園的發展和業務表現。我們樂見華特迪士尼公司對香港市場及旅遊業前景投下信心，繼續就樂園的擴建和發展作出重大投資。我們希望社會各界和立法會議員支持樂園的擴建及發展計劃，以期為樂園業務注入增長動力，進一步推動香港旅遊業向服務多元化和高增值方向發展。

雖然政府表示要控制樂園短期及中期的債務負擔，但樂園設施的使用周期一般只有4至5年。換句話說，樂園大概每5至7年便有需要進行擴建，而在不影響樂園債務負擔的情況下，政府將會被迫不斷向迪士尼注資。我想問政府會否評估及考慮這個情況，確保樂園運用公共資源時，符合公眾利益原則。政府亦應把握每次注資的時機，與迪士尼談判經營條款，確保公帑運用得宜。
主席，我剛才在主體答覆裏已提及迪士尼在營運首10年為香港帶來的經濟效益，這方面是非常清楚的。

但是，就今次的注資方案來說，正如我剛才在主體答覆也提到，預期擴建及發展計劃帶來實質財務內部收益率會超過5%，而且對周邊整體經濟帶來的效益尚未計算在內。

主席，世界各地也有迪士尼，例如東京及巴黎，但都不需政府動用公帑，也能運作良好，為何唯獨香港迪士尼要如此依賴政府呢？

究竟香港人要為迪士尼投入多少錢呢？局長是否收到消息，指迪士尼如果無法得到今次這筆58億元公帑的撥款，便會倒閉和撤資離開香港呢？

所以，政府的參與是必需的，我們也會更積極檢視旅遊業在整體旅遊基建項目的定位和功能。

主席，迪士尼其實是所有香港市民共同擁有的資產。坊間有很多專業人士批評，迪士尼在財務狀況披露方面，低於一般水平。有見及此，局長可否敦促迪士尼董事局，日後在財政年度披露財務狀況時，必須追上香港上市公司的水平。雖然迪士尼並非上市公司，但它確實是香港市民共同擁有的資產，局長可否向本會議員承諾，確保迪士尼在財務披露方面，符合香港上市公司的水平？
主席，我在經濟發展事務委員會或其他場合，也曾經聽到議員就迪士尼披露數據方面表達的訴求。

主席，我認同局長所說，香港迪士尼對吸引遊客和帶動香港經濟及就業有直接幫助。可是，樂園始終是企業，不能長期靠"輸血"維生，更不能長期出現虧損。局長應該知道，香港迪士尼的經營成本包括支付美國總部的專利權費及管理費開支。在這次談判中，當局有否要求美方在香港迪士尼出現虧損的情況下，免收或減收這兩項開支？

我們過去亦曾經因應實際業務情況與迪士尼討論作出調整，正如我曾經多次解釋，管理費於2009年其實已經作出調整，把管理費與扣除利息、稅項、折舊和攤銷前的盈利掛鈎。

局長沒有向我們解釋有否討論過這個問題？

主席，迪士尼已經營運了10年，政府作為投資一方可否告訴本會從開始進行投資，直至最近出現虧損，整個項目的內部或整體回報率為何？

主席，我剛才在主體答覆已公布了有關數據。

行政長官在2012年參選時，以及在同年11月當選後會見鄉議局高層時表示，可以用"截龍"的方式解決丁屋及丁權問題，即規定某一年或以後出生的男性新界原居民不再享有丁權，但後來不了了之。政務司司長在擔任發展局局長期間指出，男性新界原居民不能永享丁權，並建議以《基本法》確保香港生活方式50年不變的原則為丁權訂立期限，規定在2029年後出生的男性新界原居民不再享有丁權。現任發展局局長曾撰文表示，在善用土地資源的大前提下，有需要檢討丁屋政策。另一方面，有市民批評現屆政府提出這麼多建議，但最後似乎仍未有任何具體行動。就此，當局可否告知本會：一過去數年，即現屆政府在過去4年多以來，有否就......

主席，各位議員，早晨。就尹兆堅議員提出的質詢，我答覆如下：一及二根據小型屋宇政策，一般來說，年滿18歲，父系源自1898年時為香港新界認可鄉村居民的男性原居村民，得以一生人一次向當局申請，在其所屬鄉村內的合適土地上建造一所小型屋宇自住。小型屋宇政策施行至今已超過40年，在現今的土地用途規劃及善用土地資源的前提下，政府認同有檢討小型屋宇政策的需要。有關檢討無可避免會涉及法律、環境、土地規劃及土地需求等複雜問題，這些問題均需要審慎檢視。政府會繼續小心審慎地處理此項檢討，在有需要時就相關的議題與持份者及社會各界保持溝通。正如我在去年11月18日和本年6月22日回應立法會議員口頭質詢時及其間在不同場合表示，由於所涉及的問題複雜，而發展局需要優先處理的工作，是增加短、中期的土地供應和推展各項工務工程並控制其成本，在現屆政府餘下的任期內，檢討或考慮有關修改小型屋宇政策的建議並不是我們工作的優先選項，時間上亦不切實可行。對小型屋宇的需求會隨原居村民出生、成長等因素而改變，而是否申請興建小型屋宇亦視乎原居村民的個人環境和意願，並不是每名18歲以上的合資格原居村民都會提出申請，因此地政總署無從推算未來10年的小型屋宇申請數目。事實上，政府的政策目標並不是要提供足夠的土地供估計的合資格原居村民申請。再者，由於小型屋宇政策正面對司法覆核挑戰，政府現階段不適宜就小型屋宇政策的詳細考慮作出更多回應。三"鄉村式發展"地帶的規劃意向，主要是反映現有村落，以及於認可鄉村內供原居村民興建小型屋宇之用。設立此地帶的目的，亦是要把鄉村式發展集中在地帶內，使有關發展較具條理。然而，鑒於"鄉村式發展"地帶零散分布在全港不同地區，地帶內亦往往有各種現有用途，包括原有村落、小型屋宇、農地、鄉村通道等，加上有關土地現時的基建設施和其他配套通常亦有所限制，一般而言並不適宜作高密度的大規模發展。為滿足香港社會持續發展的需要並善用土地資源，政府一直積極推展一系列新發展區和新市鎮擴展項目，當中相當部分位於新界鄉郊，區內夾雜不少現存鄉村以至棕地、寮屋、農地及其他用途用地。這些地區現時的基建和社區設施配套，一般無法應付未來人口增長或進一步新市鎮發展的需要。政府發展這些地區的策略，是透過全面規劃，審視整個地區的整體發展限制和社會需要，妥善解決擬議發展對交通、環境及其他方面可能帶來的影響，確保未來的發展得到足夠的基建和社區設施配套，並同時優化地區的土地利用布局和發展模式。以這方式釋放合適土地作新發展區/新市鎮擴展較分散地發展個別鄉郊土地更具效率，對地區整體亦更有裨益。

主席，多謝尹兆堅議員的補充質詢。不過，主席，他指控我們倒果為因，是錯誤的；他混淆視聽，倒是真的。第一，在之前兩次前來立法會回答議員的質詢時，我已經清楚表明，而今天亦在主體答覆中指出，丁屋政策的檢討並不是發展局今屆工作的優先選項，原因已多次說明，我不再複述。主要原因是我們要集中精力處理短、中期的土地供應、推展各個新發展區、填海工程，以及新市鎮的擴建。丁屋政策的檢討，正如主體答覆所述，涉及複雜的法律、環境、土地用途、規劃及不同利益持份者的考慮，故此不是我們工作的優先選項。第二，作為發展局局長，我相信我在歷屆以來說得最清楚，就是：第一，我們的施政目標並不是要尋找足夠土地以滿足所有丁權擁有人的需要；第二，我們透過管理土地供應，限制這項發展。所以，我覺得現屆政府以這種態度處理此事，是積極務實，亦合適地把握問題的優次。我為何說尹議員混淆視聽呢？因為他提到"鄉村式發展"範圍有900多公頃，面積大約為50個維多利亞公園。

因此，如果只集中精力處理此事，而押後其他工作，我認為反而是本末倒置。
主席，社會上不少人士對丁權存有極大誤解，以為是特權。《基本法》第四十條清楚訂明，"'新界'原居民的合法傳統權益受香港特......
主席，眾所周知，劉業強議員是丁屋發展商，涉及十分龐大的利益，並且直接或間接參與丁屋發展。

新界原居民的合法傳統權益受香港特別行政區的保障，我認為廢除丁權或"截龍"有違《基本法》。根據地政總署2012年的資料，劃作"鄉村式發展"用途的土地有1200公頃，我認為這數字包含大量"水分"......雖然局長已經回答過這方面的問題，但我想局長更清晰講述這些作"鄉村式發展"的土地，與現時可以興建高密度房屋的土地，在規劃上有何分別？

過去10年，每年興建的丁屋數目平均大約是1,000間，其中85%建於他們自己的土地上，絕大多數的原居民均使用自己的土地興建丁屋。主席，在處理這問題時，我們必須一方面尊重歷史，另一方面尊重法律，但同時亦須平衡原居民的訴求與整體社會利益。

我想問局長，現在是否為了維護鄉郊特權，而不敢着手處理丁屋的問題，連公眾諮詢也不敢展開呢？
主席，剛才林卓廷議員的質疑是毫無根據的，我剛才已經說得很清楚，我們的政策目標並不是要尋找足夠土地，供所有原居民興建丁屋。我們在施政工作中，透過管理土地供應，限制他們的發展規模，為此，他們也把我罵個半死。此外，林卓廷議員，特區政府的施政範疇相當多，發展局一方面負責地政規劃，另外亦設有工務科。

主席，多謝何君堯議員的補充質詢。主席，請恕我在此無法提供具體時間表，當中有數個原因，最主要的原因是這項政策現正面對司法覆核挑戰，申請人已獲批法援，遞交文件及審訊的日期亦會有所編定，所以，事實上要視乎司法覆核的最後結果為何，此其一。

主席，據報，某些國家計劃由2025年起陸續禁售燃油車輛、德國計劃在2030年實施新登記車輛須符合零排放標準的規定，以及有日本汽車生產商打算在2050年起停產純燃油車輛。由此可見，燃油車輛正逐步被油電混合動力車輛及電動車輛等較環保的車輛取代。

主席，首先，我多謝局長回答我主體質詢的第一及二部分，並提供適當資料；但我最主要想問的是第三部分，即香港現時需要處理的電池每年應有20多萬枚，但政府的回收紀錄卻只有5萬多枚，那麼餘下的15萬枚往哪裏去了？如果今天仍沒有一個清楚的處理方法，日後當電動車繼續普及，我相信問題會變得非常嚴重，但我聽不到局長有就如何處理那消失了的10多萬枚電池作出答覆。

主席，近年政府有意推廣電動車以促進環保，對此我是歡迎的。局長剛才提到由2013年的592輛，至今已增至有6800多輛電動車，而且18區中亦設有1466個公共充電設施。

主席，局長在主體答覆第二部分第段提到，自1994年4月開始豁免電動車的首次登記稅，這項安排會維持至2017年3月31日。

過去多年，一直有一些罹患絕症的病人及其家屬表示希望安樂死可在本港合法進行。儘管安樂死問題存在頗大爭議，但現時已有數個國家立法容許在某些情況下進行安樂死。

主席，安樂死的確是一個非常複雜而且具爭議性的議題，牽涉對醫學、社會、道德、倫理及法律等不同層面的影響。任何關乎生命的課題都必須慎重處理。根據香港法律，安樂死涉及第三者作出蓄意謀殺、誤殺，或協助、教唆、慫使或促致他人自殺或進行自殺企圖，屬非法行為並可能涉及《侵害人身罪條例》下的刑事罪行。《香港註冊醫生專業守則》亦明確指出，安樂死是"違法及不道德的做法"。我現就主體質詢各部分答覆如下：一醫院管理局並沒有備存有關希望接受安樂死的病人數目的統計數據。二醫管局一直本着"全人醫治"的宗旨，透過紓緩治療團隊，包括醫生、護士、醫務社工、臨床心理學家、物理治療師、職業治療師等，以綜合服務模式為末期病人和家屬提供適切的綜合紓緩治療。現時醫管局轄下7個聯網均有為末期病人提供紓緩治療服務，包括住院、門診、日間紓緩護理、家居護理、哀傷輔導等。由2010-2011年度起，醫管局已將紓緩治療服務由主要集中於服務癌症病人，推廣至其他末期器官衰竭病人。紓緩治療住院服務主要照顧有嚴重徵狀及多種需要的末期病人。醫管局會利用藥物及其他輔助療法，減輕病者身體痛楚和紓緩不適徵狀，協助病人安詳及有尊嚴地走向生命的最後階段。醫管局轄下公立醫院共有超過360張紓緩護理病床，而入住其他專科病床的末期病人，如有需要亦可獲安排接受紓緩治療。醫管局亦會為有需要的出院病人安排紓緩治療門診服務，以跟進病人的情況。同時，醫管局成立了多間日間寧養中心，深化對病者和家人的情緒及社交支援。我們理解有部分末期病人希望在自己熟悉的環境中與親人共聚，直至離世。所以，醫管局會尊重病人的意願，並按個別情況盡量配合，為有需要的出院病人提供支援，包括紓緩治療及家居探訪。醫管局一直致力改善紓緩治療服務，多年來不斷改善服務模式及加強跨專業的服務。由2015-2016年度起，醫管局與安老院舍合作，加強社區老人評估小組的服務，分階段在安老院舍支援面對末期疾病的院友，改善他們的護理質素。醫管局亦會定期與病友自助組織溝通，了解他們的需要。醫管局會繼續檢視各項醫療服務的需求，並因應人口增長和變化、醫療科技的發展及醫護人手等因素以規劃其服務，並根據善用資源的原則，作出改善。另一方面，食物及衞生局於2015年委託香港中文大學進行一項為期3年的長者醫療服務質素研究。該研究以提高長者醫療服務質素為目標，將有助政府制訂長遠發展方向，以應對人口老化帶來醫療服務配套的挑戰，包括支援長期病患者、長者及臨終護理服務。三《專業守則》的第34段已就對末期病人的護理訂定指引。當病人危殆時，醫生的責任是小心照顧病人，盡可能令病人在少受痛苦的情況下有尊嚴地去世。醫生要尊重病人對控制其症狀措施的自主權，包括身體、情緒、社交及精神等各方面的問題。根據《專業守則》的第34.2段，安樂死的定義是"直接並有意地使一個人死去，作為提供的醫療護理的一部分"。《專業守則》明確指出，安樂死是違法及不道德的做法。在香港，偶有末期病人於身心痛楚未受控制時提出安樂死的要求。但是，當病人得到適切的紓緩治療，身心痛楚受到控制後，絕大多數會改變主意，不再要求安樂死。故此，面對身心痛楚的末期病人，應該考慮如何改善紓緩治療服務，讓更多末期病人得到適切的治療，而不是考慮如何進行所謂"安樂死"。據了解，現時絕大多數國家和地區都不容許安樂死。

政府暫時並沒有計劃就安樂死合法化問題進行研究或諮詢。根據普通法，當病人有能力作決定的時候，可透過訂立預設醫療指示，指明假如他處於病情到了末期或陷於不可逆轉的昏迷或處於持續植物人狀況時，除了接受基本護理和紓緩治療外，他可以選擇不同意接受任何維持生命治療或其他指明的治療，或在特定情況下不提供或撤去僅能延長死亡過程的無效用治療，這並非等於安樂死。現時，醫管局的醫護人員可以透過"預設照顧計劃"，與末期病人及其家人商討，從病人最佳利益角度來考慮，應否不提供或撤去僅能延長死亡過程的無效用治療。病人亦可以簽署預設醫療指示，指明假如他的病情到了末期、或陷於不可逆轉的昏迷或處於持續植物人狀況、或在其他特定情況時，他可以不接受某些無效用的維持生命治療，讓病人可以安詳離世。

就病人來說，我們絕對尊重病人的個人權利，尤其是病人拒絕接受治療的權利，特別是"入侵性的治療"，這點是比較絕對的。

在現階段來說，或最低限度在香港來說，即使抽離醫療的議題，任何人在香港自殺仍屬違法行為，所以，我相信在談論病人權利時，我們有時候是需要分開來看的。現時，不論是在醫學指引，或普通法法律上來說，我們均絕對尊重病人不接受他們不希望得到的治療或程序的決定。不過，由醫生或醫護人員介入並主動令病人死亡的行為，到目前為止，在法律上仍屬犯法的謀殺行為。
主席，我無意加入醫學道德倫理和價值觀的討論，但我想談論政策的問題。局長在主體答覆中提到紓緩治療、預設醫療指示和"預設照顧計劃"等安排，這些都是醫管局為末期病人所做的工作，我們是絕對認同的。

在某程度上來說，"預設照顧計劃"是從醫院、社區照顧等不同層面，透過我們的跨專業團隊提供服務。

就將來而言，我同意這類做法在香港的支援仍然不足。因此，我剛才亦提到我們已委託香港中文大學進行一項研究，研究範圍是關乎長者的醫療照顧，而其中包括長者臨終照顧這個範疇。

問題是，我們是否已經在做這件事情，而只是掩耳盜鈴，自欺欺人呢？

就此，醫學上已經過多年的討論，並已清楚訂明有關界線。在行動上是如何反映的呢？

如果病人在特定的情況下，在其有行為能力時已作出拒絕治療的決定，則不論是在醫療倫理或普通法下，我們也不可以介入，不可以違背病人的意思進行治療。

主席，香港法律改革委員會較早時亦曾詳細審視這個問題，而在預設醫療指示這項問題上，食物及衞生局及後也曾進行公眾諮詢，並發現在現階段，社會上多數人均接受在普通法框架下，透過醫管局的指引而制訂預設醫療指示的做法。至於下一步應如何處理，我們會密切監察預設醫療指示在現有框架下的施行效果，看看長遠是否有需要如謝議員所說般考慮立法。

主席，獲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資助的學士學位課程的學額多年來供不應求。有不少符合入讀大學基本條件但不獲資助課程錄取的中學畢業生，只能修讀學費高昂的本地自資專上課程或往海外升學。有修讀自資課程的家境貧困學生向本人反映，開設自資課程的院校由於以自負盈虧方式營運，所以需把各項相關開支轉嫁予學生，以致每年均調高學費，對學生造成沉重的財政負擔。該等學生亦指出，自資課程的質素欠缺保證。雖然自資專上教育委員會於去年6月公布《自資專上教育界別管治及質素保證良好規範守則》，以提高自資專上教育界別的質素、透明度及促進其持續發展，惟該守則僅供院校自願採用。

主席，多謝局長的回應，但近年符合大學最低入讀要求而又能夠成功入讀資助學士學位課程的中學畢業生，無論是人數或比例均持續下降，原因為何？政府會否認真考慮增加資助學位學額？

主席，局長的答覆引述了政府一個長期的目標，我覺得這個目標是非常重要的，因為政府的學生資助政策的目的是確保學生不會因為經濟困難，而不能夠接受教育，所以設有多項學生資助計劃。這一點是非常重要的。但是，今年9月有傳媒報道，全日制資助院校的大專學生人數，在過去10年的增幅相當大，增加了2萬人，但獲得資助的學生人數，卻減少了3000人。我想請教局長，這則報道是否屬實？如果屬實，為何學生人數增加，但受資助的人數反而減少，是否香港的家庭平均富裕了？

主席，我引述的報道，有關在入讀的學生當中，受資助的人數減少了。局長的答覆指學生到不同的地方升學，兩者根本沒有關係。局長可否真真正正回答我的質詢呢？

主席，我在大學教書，知道莘莘學子由副學士學位升讀自資學位，要負債數十萬元，但普通大學畢業生的入息中位數只有12,000元，結果讀書不但無法令他們向上流動，反而越讀越窮。政府可否告知本會，年輕人由副學士學位唸到自資學位畢業後，平均要用多少年時間，才能還清這些學債，脫離負債的生涯呢？

主席，我的質詢十分直接，我問局長，年輕人由副學士學位唸至自資學位畢業，要用多少年時間還清學債？是否有統計數字？

《基本法》是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憲制性文件。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制定《基本法》，規定香港特別行政區實行的制度。《基本法》由第七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三次會議通過，自1997年7月1日起實施。根據基本法起草委員會主任委員姬鵬飛在第七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三次會議上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及其有關文件的說明，國家對香港的基本方針政策已經寫入《基本法》，以《基本法》加以規定。自回歸以來，香港根據《基本法》實行"一國兩制"、"港人治港"和"高度自治"。國家對香港的各項基本方針政策已根據《基本法》的規定全面落實。事實上，中央政府、特區政府，以及國際社會均一致認同《基本法》自實施以來一直運作良好。有關《基本法》在2047年後的延續，我必須指出，香港特別行政區是國家不可分離的部分，這個事實是沒有時限的。國家對香港的主權在回歸50年後不會變，國家對香港的基本方針政策亦不會在回歸50年後改變，因此並不存在《基本法》在2047年後失效的問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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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張德江於今年5月18日在香港社會各界歡迎晚宴上就"一國兩制"的實行已有表述，我在此引述張委員長的講話："首先要堅定對'一國兩制'事業的信心。最根本的理由有三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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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國兩制'對國家、對香港都最為有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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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上述張委員長的發言可見，中央政府認為"一國兩制"的實施是不會改變、不應該改變和沒有必要改變的。事實上，在國家的大力支持下，香港一直擁有"一國"和"兩制"的雙重優勢，不僅在內地拓展了經濟發展的廣闊腹地，也鞏固和提升了香港在國際舞台上的重要角色。例如在國家"十二五"規劃及"十三五"規劃特別為香港加入《港澳專章》，確立香港在國家整體發展中的重要功能定位，鞏固和提升香港作為國際金融、航運、貿易三大中心地位；國家在"一帶一路"建設的戰略中，讓香港藉着國際金融中心、全球離岸人民幣業務樞紐地位和國際資產管理中心的功能，作為內地企業"走出去"的重要融資平台和海外資產管理中心，令香港成為國家最開放的國際城市。此外，"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滬港通"、"深港通"，以及各項大型跨境基建等，都足以看見國家對香港實行資本主義的大力支持。因此，社會沒有必要就2047年後"一國兩制"的繼續實施作任何無謂揣測。至於質詢中提及"公投"制度，我們須清楚知道，香港特別行政區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個地方行政區域。《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三十一條訂明："國家在必要時得設立特別行政區。在特別行政區內實行的制度按照具體情況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以法律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六十二條亦訂明全國人民代表大會行使的職權，包括第項："決定特別行政區的設立及其制度"。由於《基本法》並沒有規定公投制度，因此在憲制層面上，香港特別行政區不會亦不可能有任何形式的公投。不過，正如張委員長所述："在尊重'一國兩制'和《基本法》的原則下，只要為了香港好，我們願意廣泛聽取各方面的意見和建議，以用各種方式開展交流。"特區政府也同樣會聆聽社會的聲音。只要大家繼續尊重並遵守《基本法》的規定，對"一國兩制"的實行保持信心，我們相信香港必定能夠保持繁榮穩定，"一國兩制"亦是對香港最好的安排。

主席，多謝羅冠聰議員的補充質詢。首先，我想補充或重申，我剛才已經詳細引述了張委員長就"一國兩制"和《基本法》落實的一個說法。我想指出，這並非張委員長的個人意見，而是他代表中央就特區整體基本方針政策貫徹落實的說法。其實，自我們在1980年代開始討論香港回歸的問題和草擬《基本法》以來，中央領導人已經就香港的基本方針政策有很清晰的闡述。例如已故的鄧小平先生在1980年代的一個國際會議上已經很清晰地指出，他說："實際上50年只是一個形象的講法，50年後也不會變。前50年是不能變，50年之後是不需要變。所以，這不是信口開河。"所以，這種說法絕對不是一種簡單、輕率的說法，而是中央多年來對特區很堅實地貫徹"一國兩制"及《基本法》的一種說法。第二，正如我剛才在主體答覆內也指出，國家對特區的基本方針政策已經在《基本法》內訂明，而《基本法》不會在2047年後便自動失效，而是會在2047年後繼續有效的，所以，這些基本方針政策亦會繼續得到法律上的保障。第三，正如我剛才所說，"一國兩制"的實施和《基本法》的運作自回歸以來一直也非常良好，亦看不到實際上有任何須改變的地方。因此，自回歸以來，中央和特區政府一直也嚴格按照《基本法》的規定，落實"一國兩制"。

主席，香港有部分人想分裂國家，甚至推行"港獨"，他們其中一種手法便是製造恐懼。他們曲解《基本法》，誤導香港市民，說"一國兩制"有50年大限，甚至說在2047年後便會變成"一國一制"，土地契約、土地使用、司法獨立也不能超越2047年，將來私有財產並沒有保障等。我想問政府，可否向大眾說清楚究竟在土地使用及司法制度上是否真的有2047年這個大限呢？如果沒有，政府未來有甚麼具體方法，用更權威的方式向社會發放正確信息，讓市民大眾理解呢？
主席，就着葛珮帆議員的補充質詢，我想我剛才在主體答覆內已經很清楚地指出，"2047年大限"這種說法是完全沒有根據的，《基本法》在2047年後將會繼續有效地落實。葛議員剛才提到一些個別政策的問題，例如土地契約等問題。其實我也留意到，發展局局長較早前也在立法會內回應議員就土地契約在2047年之後是否須續約而提出的質詢。整體而言，我們可以說，現時已經有一套行之有效，也有先例可援的政策和機制，以處理土地契約續約的問題，特區政府絕對有能力及經驗處理這方面的工作。

主席，羅冠聰議員的質詢正好反映香港有很多人藉着2047年大造文章，提出在2047年後"公投自決"、"港獨"、"民族自決"等違反國際法、"一國兩制"及《基本法》的主張。其實，在2047年後並不存在主權可以討論的問題。剛才提到例如合約的問題，其實亦會得到保護。我們可以討論的只是在2047年後是否繼續維持現有資本主義制度的問題，但並不存在甚麼"公投自決"。因此，主席，我想問副局長，鑒於現時有那麼多人利用2047年，特別是以"自決"來提倡"港獨"的主張，在政府的立場，有否一些特別的政策，以加強令年輕人不要受誤導？大家似乎對"港獨"更清楚，它是用"公投自決"來掩飾和推廣"港獨"，以誤導年輕人的思想，當局會否加強本港的中學教育，以正視這個問題？特區政府有否特別是關於推廣及教育《基本法》正確知識的政策？

因此，並不存在特區可以單方面對自己的制度作任何決定。

因此，我們絕對反對任何一切"港獨"、"自決"或其他論述，這是違背了我們特區與國家之間的憲制安排，我們也反對任何一切違反《基本法》和"一國兩制"這個安排的所有說法。當然，梁議員亦提到，未來我們可如何繼續做好有關方面的教育和宣傳工作。我很認同我們須繼續努力，在社會內繼續做好《基本法》的宣傳推廣。我們過往經常強調，我們很重視這方面的推廣和宣傳，所以，負責推廣《基本法》的委員會是由政務司司長領導的，這反映了政府是由很高層次的人來處理及跟進這方面的工作。宣傳《基本法》除了是本局工作的一部分之外，亦牽涉很多不同政府部門和政策局，在相關層面、不同範疇和社會不同界別也做好《基本法》的宣傳工作。未來我們會繼續努力，如果議員在推廣《基本法》這方面有任何具體建議，很歡迎議員跟我們討論。如果可以有效地令市民和各界對《基本法》及"一國兩制"有更深入認識，我們是非常樂意採納和落實的。
主席，副局長剛才回答我們說，在過去一段很長時間，當局也非常重視推廣《基本法》。大家也知道，香港回歸祖國即將20年了，如果真是很成功和廣大市民也很清楚的話，便不會出現這麼多誤解和扭曲。我們須承認有很多人可能是刻意製造恐慌，也有一些別有用心的人刻意扭曲。

不過，正如我剛才提到，我們很重視《基本法》的推廣和教育。不同的政策局和部門在過往一段時間也加強了就《基本法》在不同界別針對不同社會群組的推廣宣傳工作。我相信將來在這方面我們也會繼續努力，如果社會上出現一些違反《基本法》和"一國兩制"實施的行動，我們也會正視及嚴正地跟進。

主席，現時我手上沒有一些很具體的數字，回去後我可以向同事了解一下，如果有的話，我們可以稍後再補充。

《2016年仲裁條例草案》。

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2016年仲裁條例草案》，予以二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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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議員議案。根據《釋義及通則條例》就延展於2016年12月7日提交本會省覽的《2016年港口管制規例》的修訂期限而動議的擬議決議案。

議員亦同意我以內務委員會主席的身份，動議議案將該項規例的審議期限，延展至2017年2月8日，以便有關小組委員會有足夠的時間進行審議工作。主席，議案內容已載列於議程內。謹請議員支持議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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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李慧琼議員動議的議案，予以通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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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代理主席，在《基本法》及本地法律中毋庸置疑的一點是立法會議員擁有相當大的權力和特權，在立法之餘，還包括監察政府各方面的施政、審批財政預算案及法例所賦予的其他特權，相信也無須多說。在獲賦予如此重要的權力和職責的同時，當然，社會上亦要求所有議員具備一定的公信力和操守，甚至受委託和承擔，作出一切關乎公共利益的判斷。代理主席，我想套用1999年終審法院就"吳恭劭案"——即我們所說關乎侮辱國旗的一宗最關鍵的案例——頒下的判詞，當中5位終審大法官均不約而同地確認應如何處理在保護國旗及區旗的重要性與言論自由之間的平衡，可說是作出了終極判斷。簡單而言，它不會違反任何人所提出的"言論自由"及"表達自由"。代理主席，容許我套用當時李國能大法官頒下的判詞中有關國旗重要性的部分。讓我簡單快捷地讀出："國旗是一個國家的象徵，是獨有的象徵......案中國旗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象徵，是國家和國家主權的象徵。它代表中華人民共和國，代表她的尊嚴、統一及領土完整......案中區旗是香港特別行政區，作為'一國兩制'方針下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可分離部分的獨有的象徵......作為如此獨有的象徵，國旗及區旗對香港特區的固有重要性可見於1997年7月1日子夜來臨的歷史性時刻，在香港舉行，標誌着中華人民共和國恢復對香港行使主權的交接儀式上，以升起國旗及區旗揭開儀式序幕的這項事實。此外，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隨後的講話也以此作為開端：'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旗和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區旗，已在香港莊嚴升起。'"國旗的重要性毋庸置疑。代理主席，看回今次事件，當然本會有史以來只提出過3次類似的議案。大家無須我提醒，也會清楚記得在1998年當詹培忠涉嫌串謀偽造一案罪成被判監3年後，由前議員梁智鴻以內會主席身份提出彈劾議案；在2009年10月9日，前議員劉健儀亦以內會主席身份，就甘乃威涉嫌性騷擾下屬的事件提出彈劾議案，以及在2012年4月18日，我亦曾提出針對梁國雄議員因4項刑事罪行罪成而被判處5星期至兩個月同期執行的刑期而提出的彈劾議案。當中真正獲得通過的議案只有1998年由前議員梁智鴻提出譴責詹培忠的議案，獲本會一致通過，其餘兩項均不獲所要求的三分之二議員通過。代理主席，今次這項議案亦是一項須經審慎考慮且不應隨便提出的議案。為何我經過審慎考慮後仍提出這項議案呢？除了我剛才提述關乎國旗對香港及國家的重要性外，如回顧有關事實的經過，代理主席，當時本會正進行會議。

當時，在傳召鐘響起期間的整個過程由電視直播，全香港以至全世界華人均可清楚看見有關情況。當時我們討論的議案，正正關乎梁、游兩位人士因其第一次宣誓被裁定不合乎規則而要求再次宣誓一事，而當時正值等候宣誓期間。當時最大的爭議是有關宣誓的莊嚴程度、是否有違《基本法》，以及是否有損對特區的效忠的議題。這件事是在這種背景下發生，而當時鄭松泰議員並非一次而是兩次經過10多位議員席上的展示品，即一支國旗和本港區旗。

當蔣麗芸議員因發現這種行為而特地返回會議廳整理這些旗後，他再次重複這個動作10多次，屬蓄意行為。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可以問的問題是究竟鄭松泰議員當時想做甚麼呢？

還是他真正想表達，但從來不敢亦沒有勇氣表達的是他藐視中國國旗、香港區旗，以及這兩支旗背後所代表的"一國兩制"、國家完整，以及香港屬於中國一部分的概念呢？如我們有機會審視有關情況，我們將就此作出判斷，而所有在席的議員屆時均有機會看到這些不知道是有幸還是不幸地在電視熒光幕播放的行為。事實上，這是不容置疑的事實。究竟這些行為背後代表的是甚麼呢？是否立法會議員應有的行為呢？當立法會議員在本會討論維護本會宣誓的尊嚴及國家與香港領土完整的尊嚴的情況下，這又是否應該作出的行為呢？

大家不要忘記，我們的議會受大眾所託，擁有很大的權力和責任，亦講求很大的公信力。在這種情況下，有關人士是否繼續恰當地維持、保持作為議員的身份和地位？

當擁有這些權力、利益，以及背負眾人的期望時，議員應否隨便違反本身的誓言，漠視香港和國家的尊嚴？這是大家要問的問題。主席，我留意到鄭松泰議員昨天仍在發表一些公開言論，並特別召開記者招待會批評我提出這項議案背後的動機或不恰當性，當我有機會和時間時會逐一駁斥。我留意到在11月25日的內務委員會會議上，多位同事曾就我這項議案發表意見，不外乎約有10點答辯理由或認為不應提出譴責的理由，當我有機會和時間時亦會逐一駁斥。不過，總的來說，主席，這並不涉及政治鬥爭的問題，因為有關誓言和效忠的條文適用於本會所有議員。不論政治黨派、背景，只要身為議員，便必須承擔這項責任，維護本會尊嚴及《基本法》內規定對香港和國家效忠的條文，擁護《基本法》。

主席，這亦非如鄭松泰議員所說般應該由選民作出判斷的問題。選民固然有機會每4年作出判斷，但正正因為有《基本法》第七十九條下的機制，表明有關設計並非單靠選民每4年以選票懲罰或監察有關議員，而是在任何時間只要本會有達三分之二的議員同意，便可透過嚴格審慎的機制處理當中某些同事的某些行為和紀錄，包括刑事紀錄，從而令本會不能不為了保護公眾利益而作出經審慎考慮的判斷。這項機制本身正正反駁了單靠市民以選票監察議員便已足夠的說法。

有說法指由於主席閣下當時已命令鄭松泰議員離席，故可視為已作出處理和懲罰。

因此，今次提出這項議案，正是因為我們的《議事規則》沒有更合適的處理方法，我們的選擇不多。

今次這項議案，不論最終結果如何，我希望也能提供一個適當的平台讓各方評論和表態，看看這種行為是否恰當，以及是否符合立法會議員的身份、地位、權力和操守，還是如我們部分議員般姑息養奸，講一套、做一套，讓這件事輕輕帶過便算。

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謝偉俊議員動議的議案，予以通過。

如陳志全議員的議案獲得通過，即不得就譴責議案再採取任何行動。由於陳志全議員提出了不得就譴責議案再採取任何行動的議案，我必須先處理這項議案。在我請陳志全議員發言之前，我想指出，譴責議案是根據《基本法》第七十九條第七項動議；若獲得通過，有關議員便會喪失議員資格。《議事規則》規定譴責議案動議後，辯論即告中止待續，目的是要確保本會就譴責議案進行實質辯論之前，必須先就有關指控進行調查。《議事規則》在程序上容許議員動議一項無經預告的議案，不就譴責議案再採取任何行動，目的是讓本會可慎重考慮是否有必要對有關指控進行調查。鑒於現在要辯論的不是譴責議案，而是"不得就譴責議案再採取任何行動"的議案，因此，我必須提醒議員，就該議案進行辯論時，不應詳細討論譴責議案所述的指控內容，或有關指控是否成立，而應解釋為何支持或不支持將譴責議案所述的事宜，交付調查委員會處理。

因此，大家今天應投票支持我提出的"不得就謝偉俊議員動議的譴責議案再採取任何行動"的議案。如果我的議案獲得通過，即沒有事情發生，議會可以重回正軌，繼續開會議事，討論民生議題。鄭松泰議員於上星期向全體議員發出了一封信，我引述部分重要內容。他指出，"律政司就多名議員的議員資格提出司法覆核，謝偉俊議員竟然在議會內主動配合鬥爭政敵，向大陸表忠，踐踏議會尊嚴。此事先例一開，後患無窮。若然議案獲得通過，諸位他日亦將成為政治鬥爭下的犧牲品，選民的政治權利將被無理剝奪。"我當然認同鄭松泰議員信中所說的論點，否則我今天亦不會提出"不得就謝偉俊議員動議的譴責議案再採取任何行動"的議案。對於謝偉俊議員提出這項議案，我認為他是小事化大、小題大做，甚至是上綱上線，我只能用"假大空"這3個字來形容。他以一個假的指控，透過誇大鄭松泰議員的行為，以他的空想堆砌出一些理據，以求根據《基本法》第七十九條第七項通過議案，褫奪鄭松泰議員的席位，最終令議會甚至社會進一步撕裂。此舉對建制派甚至是政府及各界人士表示要凝聚共識，要令議會重回正軌並繼續議事的說法毫無幫助。

如果我們可以客觀地看看當天的經過，便知道為何我說謝偉俊議員正製造一個偽命題，提出假指控。

不過，謝偉俊議員後來引述《國旗及國徽條例》第8條，指複製本不一定要完全符合標準，只要"其相似程度足以使人相信"便可以。

我要指出的第二點是，當天建制派集體離場，目的是發動流會，即他們不會在立法會會議期間重返會議廳開會，這是事實。

過去，有很多同事會把不同的展示品放在桌面或案頭，而當時的主席或現任主席梁君彥議員均會告訴議員，最佳的做法是在他們發言時才把示威物品或展示品放置在案頭。假如大家都同意建制派議員實質上已把那兩支小旗或展示品棄置在立法會會議廳，那麼鄭松泰議員怎樣處置有關物品已經沒甚麼關係。

多謝主席的提示，我已經盡量說得簡單的了。畢竟我要說服大家今天投下贊成票，支持我提出的議案，就是"不得就謝偉俊議員動議的譴責議案再採取任何行動"。

只要我可以說服大家，大家便會支持我，那麼本會便不用浪費更多的時間來處理接下來的程序。

那警方有否拘捕或檢控鄭松泰議員呢？

我們就財政預算案提出的修正案的辯論是有益的，例如可向政府施壓、令市民更清楚議案內容，但謝偉俊議員今天提出的議案，我認為並無任何助益。我知道在謝議員提出議案後，部分建制派議員也不是特別想支持。

其實，按照他上綱上線的說法，不論是把國旗收起或放下也是違反國旗法。

誠然，有人對鄭松泰議員或有不同看法，但我想點出一個事實，就是在參選立法會選舉期間，他毫不猶豫地簽署確認書，確認自己擁護《基本法》——如與謝偉俊議員相比，也不知究竟誰更早簽署確認書。此外，他在選舉宣傳物上清楚表明要永續《基本法》，可見他對《基本法》的擁護和忠誠。一個沒有表明會永遠支持《基本法》的人，如今竟指責一個要求永續《基本法》的人對《基本法》、對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忠誠，違反誓言，我認為這是非常荒謬的。

再者，謝偉俊議員指鄭松泰議員倒插"旗仔"的動機是侮辱國旗，這全是他的臆測。由始至終，鄭松泰議員都忠於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如果要比試誰更忠心，他們便要再找機會比一下。現階段我想說的是，如果大家支持我的議案，便等於甚麼事都沒發生過，謝偉俊議員的議案會自動消失，我們也能重回正軌，繼續利用珍貴的議會時間討論更多政府政策、民生政策，繼續議事，不再製造更多爭拗，上綱上線。他們一直說要和諧，不要搞分裂，不要搞對抗，但提出譴責議案或支持譴責議案的人，似乎正與他們所說的大原則背道而馳。我謹此陳辭，希望大家支持我提出的"不得就謝偉俊議員動議的譴責議案再採取任何行動"......

主席，我發言是要反對陳志全議員就謝偉俊議員譴責鄭松泰議員議案而提出的不付諸行動議案。大家知道，鄭松泰議員不是3歲，也不是13歲，更不是23歲，而是一名33歲的成年人，還是為人師表的大學講師。他今次居然在眾目睽睽下作出如此幼稚、不尊重香港、不尊重國家、不尊重同事的行為，實在難辭其咎。鄭松泰議員當日趁建制派議員不在席時，擅自將議員檯面上的國旗及區旗倒轉擺放。我們一眾議員在電視機畫面發現時，便立即趕返會議廳內制止並警告他，清楚告訴他，其行為是錯誤的。但是，當我離開會議廳後，鄭松泰議員竟然再次將我放正了的國旗及區旗倒轉擺放。由此可知，我們並沒有誤會他的行為，他的行為並非玩鬧、惡作劇，而是故意一而再蓄意、公然侮辱他曾經宣誓效忠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國旗和區旗。其實，當天除了我制止他的行為外，立法會主席亦多次警告他，但他好像"借了聾耳陳的耳朵"般置之不理，裝作聽不到。直至主席表示要驅逐他離場，他才願意返回座位，且不願離場。我知道今天在席的議員中，有些是鄭松泰議員的同路人，自然不希望"老友"被調查、被譴責。但是，鄭松泰議員今次的行為全程在電視直播，令全城市民譁然。所以，若立法會今次不執行家規，只會令市民認為立法會議員互相包庇，立法會議員可以為所欲為，令已經受損害的立法會形象進一步受挫，亦向以立法會議員為楷模的下一代樹立壞榜樣。

我相信很多當初投票給鄭松泰議員的選民，真的不知道原來鄭松泰議員會做這麼幼稚和無聊的事。陳志全議員剛才亦說，議會不應該成立調查委員會，不應開這種先例，他甚至暗示這只是政治行動。按這種說法，難道陳志全議員認為任何一位議員當選後，便可以無視法例、無視議會規則？

我想即使小學生也懂得告訴他，"天子犯法，與庶民同罪"。如果大家信奉民主制度的話，便應該清楚知道，在民主國家，任何首長犯錯，一樣有機會被彈劾下台。我們說民主，亦要說法治，這樣社會的制度才能得到平衡。

但是，有市民說國家的國旗代表中國人，數千年文化歷史蘊藏於此。假如可以將國旗及區旗倒轉，他日......市民已經準備了一個鄭松泰議員祖先的神牌，讓他倒轉擺放。我相信鄭松泰議員不敢，我亦相信他不會。

今次鄭松泰議員倒轉擺放國旗及區旗事件，假如大家或鄭松泰議員的同路人認為鄭松泰議員的行為沒有問題、沒有錯，那麼他們為甚麼害怕成立調查委員會？所以，我發言是要反對陳志全議員提出的不付諸行動議案，並支持謝偉俊議員將譴責鄭松泰議員的議案交付調查委員會處理。

因為當我們發現有人犯錯，無論使用任何方法，也要譴責、投訴或報警處理，不會姑息養奸。

這是因為之前有兩位前議員——我也不知道他們曾否算是議員——在宣誓時說出"支那"和侮辱國家的言論。為了告訴他們，《基本法》訂明香港特別行政區是中國的一部分，我們便擺放國旗和區旗，提醒大家需要莊嚴地承諾和處理。蔣麗芸議員剛才也提到，很多人都說"天子犯法，與庶民同罪"。無論有關議員是否民選議員，犯法便是犯法，民選不是一個可以無法無天的理由或藉口。我亦相信，鄭松泰議員今天無論因法律制裁或譴責而最終受到懲罰，投票給他的市民都會說他的"小學雞"行為辜負了他們對鄭松泰議員的期望。

過去，很多議員用不同方式擾亂立法會的秩序，例如在宣誓時"加料"、向出席官員擲蕉、擲杯甚至搶文件等。但是，大部分行為都得到之前的議員或會議的主席從輕處理，因為我們相信基於大家一場同事，退一步海闊天空。然而，我們真的沒有想過，原來我們退一步，他們便走前一步；我們再退一步，他們會再走前一步，得寸進尺，完全沒有考慮過大家的忍讓，是希望可以凝聚共識、一起共事。因此，我覺得這次我們真的不能再退讓了。我們已看到一個慘烈的結果——其實我也對此感到可惜——今屆有兩名當選議員因為看到之前有議員可以在宣誓時"加料"，他們便有樣學樣，而且"加多一些"，使用冒犯國家和民族的言詞宣誓，結果怎樣呢？他們引火自焚，因為大家不再包庇他們，因而被裁定喪失議席。

有時候，太過縱容便可能會害了大家。正如我剛才所說，雖然有同事認為這件事並不嚴重，但我相信大家也聽過"勿以惡小而為之，勿以善小而不為"。

可惜王國興議員不在，否則他又會說我們浪費了一千數百罐午餐肉。很可惜，他不在，只有他懂得以午餐肉來代表我們的時間。無論如何，那不是光彩的行為，而且我留意到，如果我們很尊重我們的區旗和國旗，其實甚少會擺放縮小了的、通常只是作為玩意的旗子。

嚴格來說，這破壞了立法會的莊嚴，不過既然做了便算。我的發言不等於我贊同鄭松泰議員碰別人的東西。

他以"小學雞"來形容此事，我不敢否認，這也是很多人的看法，但為何要引用《議事規則》？為何要譴責這位議員？他自己在這件事情上是否也是"小學雞"？他是否也在告訴大家，他的判斷力有問題？

代理主席，其實我正在討論陳志全議員的反對......由於陳志全議員的反對議案是建基於謝偉俊議員提出的議案，所以我無法不提及此事，因為這是起源。如果謝偉俊議員沒有提出議案，我相信陳志全議員便無需反對不存在的事情，所以代理主席，真的不好意思，我仍要繼續說我們為何不能認同此事。

不過，我留意到近年，不單在香港，在全世界很多地方，人民對國旗都有一些不同的看法，甚至在一些極為民主的地方，例如美國和英國，在政府行事不合理的情況下，市民亦會燒毀自己國家的國旗，但他們當然不會被捉去槍斃，不會受到這麼嚴厲的懲罰。不過，在我們的祖國，一個比較專權的政府對國旗甚為緊張，我是不會怪責的，但政府怎樣行事，人民就會怎樣對待它，這是很清楚的。

在這種情況下，要我們堅持尊重某種體制，有點兒本末倒置。

當我們享有自由民主，香港真正能"一人一票"選出行政長官，全體立法會議員均由民選產生，我們沒有一個鳥籠式的民主，香港真的沒有受到國內不同政府官員插手干預"一國兩制"、"港人治港"時，我們怎會不對國旗和區旗予以最高的尊敬？

郭家麒議員，我再提醒你，請集中解釋你為何支持或不支持將譴責議案所述的事宜，交付調查委員會處理。

因為我們現正討論為何可以對鄭松泰議員的行為處以所謂極刑。

可能在數年後，他的政敵可以利用此事來攻擊他，這應交由選民決定，但在議會內，我們極為重視民選議員在這裏的地位，而他的地位不容挑戰，因為如果我們連這也挑戰，基本上，立法會的組合便不能存在。大家不要忘記，今天的立法會已經是不公義的立法會，半數議席由功能界別議員佔據，他們代表甚麼人呢？

我們沒有人有資格代選民決定鄭松泰議員的命運。

如果我們今天容許此事發生，即沒有在議事堂履行我們的職責，這是為何我們要支持陳志全議員的最重要原因。鄭松泰議員作出這種行為是不智的，當然他有權這樣做，但這樣做只會將自己在議會內可行使的合理權利收窄。細心想想，這樣做只會導致無日無之的政治打壓，在立法會內不斷發生。當我們的祖國已經沒有民主政體，當香港有的只是半生不熟、半數議席由功能界別佔據的立法會，若我們還要在這裏極力打壓民選議員，我覺得這是不能接受的。不要怪責有些人把所有事都視作有組織的政治打壓行動，因為此事再加上宣誓事件，全部做法均是希望利用一切手段來剝奪選民的選擇。所以，說到這裏，我們不可能接受謝偉俊議員的議案，我唯有支持陳志全議員的議案。

他提出反對的原因是，譴責議案說鄭松泰議員違反誓言，根據《基本法》第一百零四條，他做得不對，基本上其實是說他不愛國，因為明明說擁護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而他卻倒插國旗，他便是不愛國，便是羞辱國旗，但他真的沒有說甚麼焚燒或玷污，這是沒有關係的。我仍然是在說誓言的問題，很奇怪，如果純粹看誓言的問題，謝偉俊議員，枉你是律師，你令整個立法會的議員自我劃地為奴，自我閹割，以後說甚麼都隨時惹麻煩，隨時被指這句說話不愛國，那句說話違反誓言，又或你這樣說可能羞辱某位頂層的人。我年輕時聽過一個令我深陷腦袋的文革故事，話說某人的家鄉有人在寄信時，將一張印有毛主席毛澤東肖像的郵票倒轉來貼，竟然被人打小報告，真的差點被斬頭，被捉去遊街。你們會說這人不是故意，可能比較可憐，現在說的人是故意——我不知道他故意抑或並非故意——但是，那種"文革feel"確實存在，尤其是剛才一開始我聽到蔣麗芸議員的發言，真是令人"打冷顫"，完全是文革那種"紅色娘子軍"的發言，真是很嚇人，動不動便說某位議員違反了《基本法》第一百零四條有關誓言的規定。我剛在兩星期前才問過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譚志源，我問他現在就宣誓事件進行釋法，那麼議員在會議中的法律權利和義務怎辦？他說釋法完全沒有修改立法原意或內容，更加了一句說議員在立法會發言的法律權利及責任完全不受影響。

所以，我們不要在立法會縱容這樣的行為。
毛孟靜議員，請你指出你剛才所述的內容，如何與支持或不支持陳志全議員提出的議案有關。

有人很想告訴北京他愛國愛得不得了，而為達致這樣的效果，他便要告訴別人有人不愛國，從而更加鞏固、突出他的愛國。我一直是在說愛國主義這主軸。鄭松泰議員的行為未必人人認同，我亦不很清楚他當時想表達甚麼信息，但事實上是讓人有機可乘。然而，不要緊，最重要的是我們要仍然維護一個民選議員的席位。你攻擊一位民選議員，企圖褫奪他的席位，你便是在攻擊人民。

就着對甘乃威議員所作出的指控，我們發現不同的議員有不同的反應，當時似乎有很多婦女致函立法會作出投訴。所以，就立法會會否成立調查委員會，我相信我們應採取很嚴格的標準。

調查委員會討論的內容我不再複述，不過，我想告訴大家，其實參與調查的委員，當時抱持非常嚴格的標準，真的不敢怠慢。

所以，我們現在討論是否同意陳志全議員因反對譴責議案而提出的這項議案，的確是第一步。

正如梁頌恆和游蕙禎當天以"支那"來形容China，他們可能真的認為沒有問題。

國旗是國家尊嚴的問題。

因為以中國來說，主權是一個很艱難、很辛苦才能獲取的東西。中國一直經歷四分五裂，被人侵佔，所以為甚麼說"支那"會引起那麼大的反應，因為這詞語反映了我們民族一段很痛苦的歷史，令人想起中國是一個很苦難的國家。因此，不單是政府，其實全國人民對於國旗也十分珍惜。

立法會議員受到兩項法律條文保障，第一項是《基本法》第七十七條，該條訂明："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議員在立法會的會議上發言，不受法律追究。"另一項是《基本法》第七十八條，該條訂明："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議員在出席會議時和赴會途中不受逮捕。但是，就鄭松泰議員作出的行為，我覺得上述兩項條文均不適用。所以，陳志全議員說我們不應就這件事進行辯論，而應把時間留作討論民生事項，我要提出兩點回應。

今天，他竟然大仁大義地說要節省時間，討論民生事項。

因為大家都想知道，鄭松泰議員是否發自內心地拒絕擁護《基本法》和特區政府。這件事需要時間調查，不是兒戲之事，也不是政治迫害，而是涉及《基本法》第一百零四條所提及的擁護《基本法》和特區政府，即他宣誓的內容，而他的行為是違反誓言的表現。所以，若這也是政治迫害，那麼香港根本沒有法律可言，只有政治鬥爭。這種說法不禁令人覺得有人為了護短，才提出所謂政治迫害的說法。更離譜的是，在10月19日當天，我們於桌上展示國旗和區旗，是為了向侮辱國家和民族的人表達不滿，同時以示尊重國家和特區政府。

陳志全議員真的需要重新認識一下議會的規則。議員桌上的物品屬私人物品，其他人不可拿走或破壞，否則即屬違規。

所以，他這種說法完全避開了立法會經常引用的規則。在這次辯論中，陳志全議員提出的議案，一方面是為了護短，另一方面是顯露了其虛偽態度。關於國旗和區旗，其實作為一位公民，《基本法》亦規定......《國旗及國徽條例》有明確的法律規定，禁止任何人任意破壞國旗，否則便屬違法。剛才陳志全議員——對不起，應該是郭家麒議員——表示，美國人怎樣破壞國旗也沒問題，因為有言論自由和行動自由。

一定有其目的。所以，我覺得這項議案是非常重要和莊重的，亦可以讓鄭松泰議員透過調查委員會表明心跡。

我覺得陳志全議員根據《議事規則》第49B條提出的議案，目的是為鄭松泰議員開脫。我認為這做法並不可取，也希望各位——包括我自己——支持謝偉俊議員的議案，並反對陳志全議員提出的議案。

代理主席，我支持陳志全議員的議案的原因主要有3點。我引述一段說話以表白我的心跡。

"代理主席，《議事規則》第49B1條的條文相當清晰，說明議員在觸犯刑事罪行，並且被判處監禁1個月或以上的情況下才適用。但是第49B條，即我們今天爭議的條文，並沒有訂明在甚麼情況下適用，除了很籠統地說當議員違反《基本法》誓言，或如今天所討論般當行為上有些不檢點，但行為不檢的定義是相當廣闊的。"代理主席，立法會在調查方面當然擁有很大權限和機制，但依我愚見，立法會機制不能隨便使用，必須用作調查牽涉重大公眾利益的事項，而不是就個別議員的私人操守、行為或任何被認為屬違法的行為作出規限。如此便立刻引用《議事規則》第49B條並不恰當，因為這樣會把立法會變成法庭，審判有關議員的操守和行為，這些都不是適當的做法。相反，如果議員有任何投訴，不論是刑事或民事，我們絕對有適當的機制，包括法庭及相關法定組織，在它們負責調查、審理及作出決定後，如果決定值得立法會跟進及引用《議事規則》第49B1條或第49B條作出譴責，才應該進行，而並非如此草率，動輒引用第49B條行使調查機制，我認為這個做法是濫用程序；何況，代理主席，如果我們今天開此先例，恐怕不是針對個別議員或事主的問題，而是機制開始後，恐怕事情將會沒完沒了。"上述一段說話是大家剛才一直引述，謝偉俊議員在上次反對前議員劉健儀根據《議事規則》第49B條調查甘乃威的議案時作出的發言。其實我感到十分震驚，因為這段說話內容正適合我們今天引用，即我嘗試用昨天的謝偉俊議員打倒今天的謝偉俊議員，而今天的謝偉俊議員亦打倒昨天的謝偉俊議員。主席，我剛才也提到支持陳志全議員的理由，是這樣做有機會令議會日後的爭拗無日無之。剛才有同事以用機關槍射蜜蜂作比喻，我則簡單地用中國人的說法："用尚方寶劍挑芝麻綠豆"，做法是否恰當，是否小題大做，自有公論。根據《國旗及國徽條例》——主席，其實我上次在內務委員會會議上也引述過——第5條"國旗、國徽的製造受規管"，如果並非由限定的製造商製造，律政司可禁止、沒收及起訴；而根據附表1，國旗或宣稱為國旗的物品，其尺寸、色澤及比例均有限制，例如其中兩款一定要為長方形，其長與高為三與二之比；此外，只有5種尺寸，最小的是96厘米乘64厘米；最大是288厘米乘192厘米。很明顯，我們那天看到在議事廳展示的那些類似國旗的物品，應該不是國旗。

如果要處理，是否應該統一處理？今天謝偉俊議員引用這項條文是質疑所有當日擺放國旗——宣稱是國旗——的同事行為不當。我覺得建制派同事很多時抱持這種雙重標準。例如劉國勳議員剛才指責我們顛倒是非，"搖擺不定"，其實他完美地示範了何謂顛倒是非，"搖擺不定"。

如果要以同一標準來批評鄭松泰議員，我認為大家也要撫心自問，究竟自己是否如此尊重國旗呢？我亦想在此提出一項挑戰，我想問他們口中所說這面我認為是道具，但他們認為是要珍而重之和很莊嚴的國旗，現時究竟擺放在哪裏？

梁志祥議員說他是發自內心地擁護國家、國旗和主權等，我不清楚他有多發自內心，我並非他們肚內的蟲，我不會知道，但最少從建制派部分同事的行為看來，我相信民主派，或最少我本人，尊重國家主權、尊重國旗、尊重國徽，以及尊重國家尊嚴的程度也較他們高，最低限度我未曾向外國任何一個政府或政權效忠，而他們當中卻大有人在。我真的覺得很奇怪，為何他們可以使用這種標準來評論事情呢？身體是最誠實的，他們可以向其他國家宣誓，但卻告訴我們絕對擁護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主權和國家尊嚴，說一面小國旗也是很重要的，然後便拿着一面顏色不對、比例不對的國旗，"吊吊揈"地插在這裏，像下半旗般橫躺在此，究竟成何體統呢？

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一個無神論的國家，而共產黨亦是無神論的政黨，我認為她這個比喻也不知道究竟是一個讚譽，還是會使其尷尬。無論如何，今天這件事情的總結，主席，我支持陳志全議員的理由，就是今天這件事情絕對不必要，而且如果開了先例，日後亦將會無日無之，我很擔心我們以後也需要不斷處理這種問題。

主席，在我開始發言前，我看到我的同事劉國勳議員已將剛才泛民議員包括尹兆堅議員口中珍而重之的國旗全部妥為存放，並非如你們所說般沒有妥善處理。主席，陳志全議員今天提出的這項議案要求不要對鄭松泰議員當天的行為採取任何行動。簡單來說，我認為這項議案根本顛倒是非黑白，其實又在包庇鄭松泰議員。

如果我打你一記耳光，然後跟你說其實我想透過打你一記耳光侮辱你的父親，所以你不要向我追究，主席，這又說得過去嗎？

主席，如果這個議會繼續姑息養奸，只會繼續沉淪，絕對不會如陳志全議員所說般當作沒事發生過，便會重回正軌。要以正視聽，公告天下，我們便應嚴正執法，執行規矩，亦要告訴我們的下一代，國家尊嚴是非常重要的。主席，談談我的個人經驗。

我印象很深刻的是當地在早上9時，遊樂場會升起美國國旗和奏國歌，所有人必須肅立，代表一份尊重。我們對別人的國家尚且要有基本的尊重，對自己的國家就更不能存在絲毫冒犯。主席，我剛才亦聆聽了郭家麒議員的發言，他說："為甚麼要用上透過譴責議案取消鄭松泰議員的資格這把牛刀？主席，他可能認為不重要和沒有問題，正正因為他對國家從來沒有半點尊重。《基本法》的精髓是"一國兩制"，其實他沒有尊重過國家，何來尊重我們的"一國兩制"呢？何以說得上他是真心擁護《基本法》呢？坦白說，在宣誓的時候說會擁護《基本法》，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其實又是否說謊呢？我們從這項議案可以看到，只要是支持陳志全議員提出的這項不要採取任何行動的議案的議員，基本上他們對於國家的尊嚴不太重視。所以，主席，透過這次謝偉俊議員提出的議案，稍後可能會進行調查，予以譴責，甚至取消鄭松泰議員的資格。我認為這是一面很有效的照妖鏡，分清誰是人，誰是鬼。主席，我再三重申，我們的議會需要妥善地執行我們需要執行的規矩，不能夠再以姑息養奸的態度處事。

主席，我完全認同周浩鼎議員剛才一番慷慨激昂的陳辭，尤其是我認為立法會絕不能姑息養奸，但我指的是梁振英。民建聯議員過去針對梁振英UGL事件採取了甚麼態度？

我將周浩鼎議員剛才激昂萬分的四字詞回贈他們。甚麼是姑息養奸？

對於如何教好下一代，我相信任何香港人，只要聽到民建聯議員的發言，特別是周浩鼎議員剛才那番激昂陳辭，現在回想起來，心裏必然有另一番滋味。主席，以下請容許我引述一位智者的一段說話，我引述如下："立法會的機制是不可以隨便使用的，而必須是用作調查牽涉到重大公眾利益的事項，而不是就個別議員的私人操守、行為或交易上有任何違法的行為，便馬上引用第49B條，因為這樣便會把立法會變為另一個法庭，審判有關議員的操守或行為，這些都不是適當的做法......以第49B條動輒作為調查機制，我認為這做法是濫用程序，是abuse of process。何況......我們今天開這先例，恐怕不是針對個別議員或事主的問題，而是機制開始後，恐怕事情將來會沒完沒了。

當然，我不知謝偉俊議員心中有何想法，因為也不容許我去想。不過，我想帶出的是，這番如此有智慧的說話，是謝偉俊議員在2009年反對譴責議案時所說的。事過境遷，說的只是7年，為何同一位謝偉俊議員，今天卻高舉道德旗幟，嘗試針對鄭松泰議員呢？主席，我從不喜歡動輒以陰謀論來分析問題，但經歷了梁振英政府治下這數年，作為一個普通的香港人，作為一個有少許邏輯分析能力的香港人也很難不以陰謀論來看這事。不過，與其稱這為陰謀，主席，我認為稱為"陽謀"更為合適。因為自從9月4日立法會選舉非建制派獲取30席，尤其是守緊了關鍵的分組點票的否決權後，有部分在香港參政的人可能未能向主子交差——我說的主子是來自北方的——所以便嘗試用盡不同方法，希望製造一些缺口，為未來鋪路，以便再次獲取一些議席。其實，建制派已經如願已償，主席，因為青年新政的兩位立法會議員——在這一刻而言——已經被取消資格。這個"陽謀"最後能否得逞呢？當然，我們需要相信廣大香港選民的智慧。不過，我希望帶出一點，就是謝偉俊議員今次所做的，造成了一個客觀事實，就是議員隨時可能因為不聽話而被針對。今次引用《議事規則》第49B條所提出的這項譴責議案，主席，是前所未有的。我想指出的是，基於一項如此瑣碎、無聊兼搗蛋的行為，作出兩項如此嚴重的指控，從而啟動一個後果可以是"被取消議員資格"的機制，這種做法完全有違立法會過去的行事方式和常規。更有趣的一點是，正如我剛才提及，今次提出議案的竟然是謝偉俊議員。

我相信謝偉俊議員必然很清楚。即使陳志全議員今天提出的議案未必獲得通過，本會因而可以成立一個調查委員會，但最後這個委員會所得的結論能否獲得本會支持，繼而能否成功譴責鄭松泰議員呢？我相信謝偉俊議員必然非常清楚。就是說今次做的可能只是一個單純的政治行為，單純的政治計算。當然，我們已不下一次提出，將立法會變成法庭未必是最有效的做法，而將立法會動輒變成一個平台，追討在政治上與我們不一致的人，更是立下非常壞的先例，對立法會沒有一點兒好處。主席，對於謝偉俊議員今次提出的議案，繼而成立的調查委員會最後可以查出甚麼，我相信沒有人知道，但有一個客觀的事實，就是他會打開一個缺口，加深議會內各黨派間的猜疑，令大家失去互信。我想說一點歷史，主席，根據立法會的資料，議事規則委員會過往曾討論第49B條，也曾討論何謂行為不檢，是否應作出定義，界定甚麼行為是行為不檢，以及行為的嚴重程度怎樣才算是符合第七十九條第七項等問題。可是，經過反覆思量，所得結論是不宜也不需要作出定義，因為有關行為的嚴重程度，在《基本法》的其他條文已經有答案。

主席，《基本法》第七十九條第六項列明，我引述："在香港特別行政區區內或區外被判有刑事罪行，判處監禁一個月以上"，這就是客觀標準。有關行為必然要符合這個客觀標準，在這個客觀標準以下的，均應屬於輕微罪行，而對於經過法庭以非輕微罪行而判處入獄的行為，我們才需要作出考慮。其實，這已是放在眼前，這便是我們的規矩。主席，如果以這把尺來量度鄭松泰議員當天的行為，這項譴責議案是否值得支持呢？首先，鄭議員當天倒插國旗的行為跟小學生無異，我嚴正指出我對他的行為絕對不表認同，也不能得到我的尊重，但客觀而言，這種行為是否可以與足以被判處入獄1個月或以上的行為相提並論呢？主席，剛才有同事也慷慨激昂地指出這種行為是侮辱國旗和區旗，可能會觸犯《國旗及國徽條例》。是故意以焚燒、毀損、塗劃、玷污、踐踏等方式所作的侮辱行為，這些才是針對《國旗及國徽條例》的法律定義。那麼倒插國旗又是否屬於剛才所提出的元素呢？我相信小學生也知道這根本是絕不適用的。主席，在結束陳辭前，我想多舉一個例子，以證明在取消議員資格的問題上，其實立法會包括不同黨派的議員，均曾展示他們高度的智慧、胸襟、氣度，以演譯第49B條。

當時，有一位議員曾經這樣說，我引述："解除一名議員的職務，是相當嚴肅的事情，同時是推翻選民當初的抉擇，所以一定要有充足的理由......我雖絕不認同其行為，但亦必須承認其嚴重性未足以構成需要解除他的議員職務。"是哪位議員這麼有智慧說出這番說話？

未知到了今天投票的時候，陳議員會否再次高舉他當天這番得體、大方、有氣度的說話和精神呢？不過，我想帶出的是，主席，除非法院已經判罪，否則，我們應否動輒啟動我們內部的程序針對另一位議員？我相信這是一個要非常慎重地考慮的問題，也不是簡單地由數位議員站立支持成立一個調查委員會，便可以以達到的目的。有些議員在過去扮開明、扮專業，但今天卻對自己的同事疾言厲色，我相信並不是他改變了，這可能是他嘗試刻意地要討支持他的人的歡心。我在結束陳辭時要說的最後一句是，主席，太陽可能未必能夠正常地從東方升起。

主席，我支持陳志全議員動議"不得就謝偉俊議員動議的譴責議案再採取任何行動"的議案。主席，我剛才聽到周浩鼎議員慷慨陳詞，表示謝偉俊議員提出的議案是一面"照妖鏡"，照出誰是人、誰是鬼。

事實上，如果從這個論點來說，很多議案在議會既有人贊成，也有人反對。例如，我們曾經提出議案討論應否成立專責委員會，調查梁振英收取UGL利益的貪污事件，最終有人贊成，也有人反對。

不過，即使我不認同鄭松泰議員這個行為，也不等於我會支持謝偉俊議員就這件事作出譴責。

縱使鄭松泰議員的行為並不恰當，但我實在看不到他這種不恰當行為的程度，屬於嚴重至需要剝奪他的立法會議員資格。我反而認為，我們不應該就着這種不檢點或不恰當的行為，提升至意識形態或政治問題的鬥爭或批鬥。

主席，謝偉俊議員提出譴責議案，我相信有兩個主要原因。第一，他認為鄭松泰議員的行為違反了在立法會作出的誓言，特別是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和維護《基本法》。

當然，主席，我知道你會指出這不屬於我們今天討論的事項，如果真的要討論，應該留待將來成立調查委員會後再討論。不過，如果我要反對謝偉俊議員的議案，並支持陳志全議員的議案，我便一定要解釋。這是一項十分嚴重的指控，我們不能輕率處理這件事，特別是有意見認為他把國旗或區旗倒轉擺放，便等於違反誓言，我認為理據實在不足夠。

同時，另一個最重要的問題是，在執行這兩項法例方面，究竟立法會是否有權力執行該等法例呢？

因此，主席，我想在此重申，我並不認同鄭松泰議員的行為，我亦並非要在這裏為他辯護、維護他這種不恰當的行為，我是不想這樣做的。可是，我期望議會不要成為一個盲目的政治鬥爭和打壓場地，因為一名議員是由很多選民投票選出，才可以成為議員。

主席，我發言支持陳志全議員提出"不得就謝偉俊議員動議的譴責議案再採取任何行動"的議案。立法會《議事規則》第49B條就取消議員的資格訂明兩個機制，首先是第49B1條所訂，根據《基本法》第七十九條第六項，對被判犯有刑事罪行，並被判處監禁1個月以上的議員，解除其立法會議員職務。這是十分客觀的標準；另一個機制是第49B條所訂，根據《基本法》第七十九條第七項動議譴責議員行為不檢或違反《基本法》第一百零四條所規定的誓言。如果鄭松泰議員的行為有刑事成分而被判監禁1個月以上時，這是很客觀的標準，他當然會被我們解除職務。

如果不引用《基本法》第一百零四條，另一種情況是鄭松泰議員行為不檢，而其行為不檢的程度嚴重至我們要褫奪其議員資格，究竟這做法是否成立呢？當然，我認為鄭松泰議員的行為非常愚蠢、無聊和幼稚，絕對不能接受，但是否因為議員愚蠢、無聊和幼稚的行為而一定要立刻成立一個調查委員會褫奪其資格呢？法理上，我認為這個論點難以成立，因為立法會《議事規則》第49B條直接引用了《基本法》的憲政權力來取消一位立法會議員——一位民選立法會議員——的資格，茲事體大，而且也是一個重大的決定。因此，我們應以最嚴格的方式來執行《議事規則》這項條文，亦要以最高規格保障議員的權利，否則這項條文可被人用來進行政治行為或政治迫害，對很多行為和言論也可以上綱上線，從而褫奪一位民選議員的資格。謝偉俊議員在議案的附表中指出，"鄭松泰議員在主席宣布點算法定人數及所有民建聯議員不在席時，故意將他們擺放在桌上的國旗及區旗展示品倒轉擺放。經蔣麗芸議員發覺，返回會議廳內將國旗及區旗展示品整理並按原來位置及方式擺放後，鄭議員再次故意將國旗及區旗展示品倒轉擺放，終被主席直斥其擅自離席及騷擾其他議員展示物品，行為極不檢點，勒令其立即退席"。

如果是嚴重的不檢點行為，必須有行為和意圖，即作出該行為的思想和意識形態。問題是，如果要成立一個委員會調查這位議員的思想和意識形態時採用甚麼標準呢？是否用測謊機或一把刀劏開鄭松泰議員的心臟，看看是否存在這種意識形態呢？

主席，其實你當日已直斥其擅自離席及騷擾其他議員，亦勒令其立即退席，並根據《議事規則》懲罰了鄭松泰議員。根據本會的《議事規則》，除了勒令議員退席外，另一個極端便是動用《議事規則》第49B條來譴責這位議員，令他喪失議席。

"第二，適用的處分各有不同，由道歉以至免除權利，罰款、嚴責、譴責、暫停職務"，以至最嚴重的開除議席。"主要的考慮因素是有關的不檢行為是否令議院的聲譽嚴重受損，以致構成藐視行為。此外，該等海外立法機關奉行的指導性原則，是議院應盡量避免行使其懲治管治權，並且只會在信納確有必要為使議院及其議員獲得合理的保障時，該項管轄權方可使用。"這是1999年本議會的議事規則委員會的報告。如果套用這個精神，我希望在未有任何《議事規則》可用以懲處一些可能相當愚蠢、無聊，甚至令人反感的行為時，我們不應動輒上綱上線，引用非常嚴厲的《基本法》第七十九條第七項或《議事規則》第49B條褫奪議員的資格。看回整件事情的宏觀政治倫理，我們發覺在9月、10月、11月這3個月內，多場政治風波所涉及的議員，客觀地看，除梁國雄議員外，都是一些新加入立法會的議員。大家試想想，現時涉及宣誓風波的議員，包括先前的梁頌恆、游蕙禎，以及現在的劉小麗議員、羅冠聰議員及姚松炎議員，均是本屆新加入立法會的議員。另一個共通點是他們可能在很多時候都有強烈的本土或自決的政治意識形態。

其實，看回《國旗及國徽條例》及《區旗及區徽條例》的規定，甚麼行為才算是侮辱國旗呢？是任何人公開及故意——可能鄭松泰議員公開地做了一些行為，但是否故意呢？根據有關條文，是焚燒、毀損、塗劃、玷污、踐踏等方式侮辱國旗、國徽、區旗或區徽，即屬違法，可判處監禁刑罰，但有關法例並未將國旗及區旗展示品倒轉擺放列為犯罪行為。當然，這是我對這兩項條例的解讀，但是，我覺得我們必須對一個經香港市民選出來的議員作出公平公正的處理。如果連律政司也不能夠就鄭松泰議員的行為根據《國旗及國徽條例》或《區旗及區徽條例》作出檢控，立法會反而成立調查委員會，試問我們的法律基礎為何？我們以甚麼法律基礎確定這位議員的行為極度不當，以致影響整個立法會的形象呢？當然，我聽到很多建制派的議員，尤其是梁美芬議員說她對國旗有深厚的感情，我們國家的國旗代表了我們經受列強欺凌後，終於成為一個獨立自主的國家。這些當然是感情上的感覺，但這種感情上的感覺絕不能成為褫奪議員資格的法理基礎。

這不是政治審判，又是甚麼？所以，主席，我支持陳志全議員的議案。

議會用甚麼標準判斷呢？

數位反對派議員剛才提出了有關法院的觀點，我想其中有兩點是一定要弄清楚的。

刑事罪行並不是可以由議會和議員來作出裁決的，究竟執法機構和法院將來會否處理這宗案件？這件事情並不是我們要處理的，我們應該交由執法機構和法院處理。

正如梁耀忠議員剛才說，現時法院未作出任何判決，謝偉俊議員就已經提出這項議案其實不合程序亦不合法理。所以，他才要求謝偉俊議員撤回議案，大家不要再花時間討論這件事情。

如果我們說的不是違犯刑事罪行，而是行為不檢點或違反誓言，這是《基本法》第七十九條第七項的規定，而不是第六項。《基本法》條文已清楚把這兩種情況分開，因此，我希望梁耀忠議員能夠弄清楚《議事規則》和《基本法》的條文。對於這一點，我認為謝偉俊議員今天提出的譴責議案是符合《基本法》及《議事規則》的條文，並不是好像梁耀忠議員所說般不合程序、不合法理。我希望能夠說清楚這一點。

我聽到了很多不同的聲音，有議員形容鄭松泰議員的行為是"小學雞"、幼稚，我們何用大費周章，引用有關譴責的《議事規則》條文來處理？然而，我亦聽到一些議員及社會裏的聲音，清楚告訴我，他們不能接受鄭松泰議員今次的行為舉止，認為這牽涉到侮辱國旗、國家的行為。我們聽到就同一種行為都有很多不同的解讀，大家用的標準可能不同。

在將來的調查委員會公布調查結果之後，立法會的同事就應該作出裁決，究竟這位議員的行為是否構成《基本法》第七十九條所述的行為不檢。反對派的議員剛才說，如果我們較法院更早作出裁決，是否於理不合？

當然，這個標準一定不能夠太寬鬆。所以，我們看到《基本法》、《議事規則》的條文都指出，如果我們要通過任何有關行為不檢的譴責議案，需要獲得出席議員的三分之二通過，所以，條文已有非常嚴謹的標準，社會也把這個責任交給各位議會同事，我們應該對自己在議會裏的行為負責。在今天的辯論中，我聽到很多同事口口聲聲說，議員代表選舉中支持他們的選民，正如鄭松泰議員得到5萬多名選民的支持，所以議會不應該對他作出任何譴責，或裁定他的行為不檢。但是，我想告訴大家，即使我們是民選議員，在議會裏雖然受到《立法會條例》的保障，但我們在議會裏所有的行為和討論，也應該受到自我約束。這是《議事規則》的規矩，並且由主席裁斷我們有否做出一些違反《議事規則》的行為。否則，議會根本不能成為一個讓我們暢所欲言、大家有規有矩地討論和議事論事的地方。莫說是得到數萬張選票的議員，我剛才舉例提到的南韓總統，她當年得到的選票肯定不止5萬多票，但她也要遭受彈劾，甚至是下台，因為由人民選出的代表的行為需要受到約束。根據現行的《議事規則》，我們要處理一如今次鄭松泰議員的行為爭議，有兩個方法，也可以說，只有兩個方法。第一，根據現有條文，在我們的機制之下，當作甚麼事情也沒有發生，不了了之。即使鄭議員並沒有對他的行為表示任何歉意，或作出任何回應，也不了了之，這是第一個處理方法。如果我們不是使用這種處理方法，我們還可以做甚麼呢？

當然，有些議員表示，我們動輒提出譴責，會否過於嚴苛呢？但沒有辦法，現時根據《議事規則》，可以使用的方法只有這兩項。

但是，在現有機制之下，我們的確別無選擇。

此外，陳志全議員提及，其實鄭松泰議員並不是在侮辱國旗、區旗，他只是在侮辱放置這些國旗、區旗的議員，即是我們這些民主建港協進聯盟的成員。我不知道陳志全議員說的這些辯護理由，鄭松泰議員將來會否使用作為辯護，但我相信只有透過成立調查委員會，我們才能夠調查清楚，究竟陳志全議員所說的這些辯護理由，是否成立，而當天鄭松泰議員是否把這些國旗、區旗視為棄置物，以及是否正如陳志全議員所說的，打算侮辱我們這些民建聯議員？所以，我認為成立調查委員會，可以還鄭松泰議員一個公道，也可以令這件事水落石出，讓議會裏的全體議員，可以就謝偉俊議員提出的譴責議案，作出客觀和公正的決定。

"看，他也認為議事廳是莊重的，但如果是莊重的，他當日便不會倒轉擺放國旗了，並且一而再地倒轉擺放國旗，這種表現是絕對不莊重的。便是因為謝偉俊議員提出這項議案，改變了他的思維，即從歪路走向正路。所以，謝偉俊議員這項議案事實上是令一些初入議會的議員，在他們仍然不知道規矩的情況下，現在開始醒覺了，因此這項議案是有用的。此外，在他第二段的發言中，他指謝議員抓住他個人的行為，這樣"上綱上線"、採用行政專橫的手段和政治審判的方法來作出政治鬥爭。鄭議員是熱血公民的成員，熱血公民的始祖是誰？是前議員黃毓民。他說我們在議會內必須談鬥爭、抗爭。所以，如果鄭松泰議員認為謝偉俊議員這項議案是抗爭、鬥爭的話，那麼便請他回去學習一下他的始祖、他的師父在議會內做過甚麼。因此，新的議員在最初進入議會時，應該乖乖地坐在席上看清楚情況、學習一下，在學會真正的規矩後，才去做一些個人認為可以做的事情。此外，我們當然反對將國旗及區旗倒轉擺放，這絕對是不尊重，以及有少許侮辱性的動作。鄭松泰議員身為大學講師，竟然做出這種行為，更甚的是，原來鄭松泰議員是在北京大學修讀碩士和博士畢業的。

在這個議事廳，"好玩"是必須負上責任的，所有議員均須為其行為負責。

事實上，在謝議員提出這項議案後，觀乎鄭松泰議員事後的言論，此舉的確產生了阻嚇作用，亦可以告訴一些新議員，或未成熟的議員也好，他們的行為在議會內是會被監察、被審視的，所以，希望他們不要做一些無謂、不知所謂的動作，而是要真正地坐在這裏，做個有尊嚴的議員，以保護議會的尊嚴。鄭松泰議員是因為謝偉俊議員提出這項譴責議案而改變了他的行為。因此，我們會反對陳志全議員的議案，而支持謝偉俊議員現時的議案。

這是否行為不檢，無須狡辯，答案是肯定的。所以，我支持謝偉俊議員的議案，當然我也反對陳志全議員根據《議事規則》第49B條動議的"不得就謝偉俊議員動議的譴責議案再採取任何行動"的議案。其實兩者可以相提並論，既然我支持謝偉俊議員的議案，我一定也反對陳志全議員的反對議案。對於陳志全議員提出議案的理由，我只可以用兩個字形容，便是"空虛"，當中並沒有substance。為何他會在這種情況下完全支持鄭松泰議員，認為他當天的行為只是處理別人的廢置物品？

他可以擅自侵犯別人的物品嗎？我唯一想到的原因是他出於大愛的精神而支持鄭松泰議員，除此之外，我想不到任何理由為何他要包容鄭松泰議員的行為。至於他的行為是否不檢，正如我剛才所說，他的行為有目共睹。

我也不認為鄭松泰議員當時的表現一如其他泛民同事所說般只是一種出於幼稚的表現。我絕對認同的是第一，他已經成年；第二，他在大學教書、執教鞭，作為"人之患"，對於基本的操守和行為，無須加以教導，他也應該知道怎樣做。然而，在如此重要的時刻，他竟然作出這種行為，我認為並非純屬幼稚行為，而是從他的政治理念可以反映出來，即他倡議的本土自決。

但當我們綜合他的相關言論和行為，我們要討論的便不是國旗是否合乎規格，又或者尺寸多少才算是真正的國旗。任何有正常思維的人也可以看出那是國旗的展品，而當他在提出自決和本土精神的同時把國旗倒轉，便將這種意識形態反映出來。

在這種情況下，他正正衝擊着及抵觸《基本法》第一百零四條關乎他作出的誓言所論述的兩種精神，就是要擁護《基本法》及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所以，他的行為可說是嚴重地展示出他的政治理念，讓我看到一種要推翻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意識。這亦不單關乎莊重的問題，他在香港立法會這個在三權中其中一個最高權力的機構做出這種行為，可大可小。我記得在1980年代或1990年代，一名美國運動員在男子4乘100米的競技場上取得冠軍，但當他站在領獎台上時，作出非常不恰當的舉措。

在運動場、競技場上對國家的國旗有所不尊重，已可以引起這麼大的迴響。試想想在立法會內竟然有人對這種行為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還把這件事說成是上綱上線，刻意迴避，或將之"幼稚化"，甚至在電台節目中或多或少表示對這類行為可以一笑置之。試想想這是否一個遊戲場、兒童遊樂場，或一個可以隨意走動、任意妄為的地方呢？當議員討論很多大是大非的問題時稍欠妥當，我們也會提出規程問題，我們現在討論的正是規程問題。我不認為這是一種政治上的打壓，而是按照我們的規章、規則辦事。最後能否取得三分之二議員支持謝偉俊議員的議案呢？至於期望會否落空，我並不計較。但當我們今天以一種認真的態度討論及辯論這件事時，我們必須發聲。錯事不能當作是對的，對的亦不能避而不談。所以，我不支持陳志全議員的反對議案，而實際上，我完全百分百支持謝偉俊議員的原議案。

主席，我認為要討論這項議案，本身已經是一件令人遺憾的事情。擁護《基本法》、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遵守法律，是議員作出的莊嚴誓言，亦是理所當然的事。作為立法會議員，卻故意做出侮辱國旗、區旗的行為，令社會譁然，周圍的朋友都忍不住說十分離譜，希望社會各界能夠譴責這些行為。主席，我們首先要明白立法會是一個甚麼地方，我們有甚麼的身份。香港特別行政區是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三十一條，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成立，而香港特區的制度是根據全國人大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來規定，由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頒布命令實施的。香港是一個地方行政區，直轄於中央人民政府。《基本法》規定，立法會是香港特區的立法機構，享有立法權，亦授權立法會議員履行指定的職權。立法會制定的法律，要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備案。這些是我們的制度，亦是讓社會運作的法律基礎，一切都與國家有密切關係，不能夠因為我們享有全國人大授權的"高度自治"，便以為自己可以為所欲為。因此，我們要認清楚立法會是屬於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地方，而議員的身份亦建基於國家制定的《基本法》。

每次看着國旗飄揚，想到國家已經一天一天變得強大，的確有一番體會。主席，我知道有人會對國家的一些政策有意見，又或對國家沒有特別的感情，這是可以理解的。然而，基本的尊重一定要有，即使不是自己的國家，有些人侮辱其他國家的國旗，那個國家的人都會覺得被冒犯及非常憤怒，何況我們是中國人，在自己國家的地方、莊嚴的議會裏，鄭松泰議員居然故意倒轉國旗及區旗，藉此侮辱國家，亦侮辱包括鄭松泰議員自己在內的所有中國人，簡直是令人髮指。我們亦明白，從政者為了帶出自己的意見，可以使用不同的方法，例如"呃like"、"博上鏡"，而有些人新加入議會，由於想"做戲"、想"出位"，便自己想出一些方法，立法會一向也有很多出色的手工藝作品。然而，鄭松泰議員不應該多次倒轉國旗及區旗，侮辱國家、侮辱所有中國人和香港人。再者，這些是屬於其他議員的私人物品，人家放在議事廳，不是讓他隨意走過來搗亂，這些是基本的尊重，甚至可以說，究竟他有沒有家教？可以隨意拿起屬於其他人的東西嗎？鄭議員作為老師，真是學生的壞榜樣。主席，小丑表演，我們可以不理會，但故意侮辱國旗、區旗是絕對不能接受，我認為應對鄭松泰議員當天的行為作出譴責。主席，我謹此陳辭。

主席，政黨之間有不同意見，議員在議會中針鋒相對在所難免。

即使當地議員為很多不同議題吵得面紅耳熱，針鋒相對，但都不會對議會內擺放的國旗作出侮辱的行為，因為這樣做便等於踐踏自己的國家和民族——你不認同自己的國家和民族，才會做出這種侮辱國旗的行為。我在預備今天的發言時，留意到一個經常要求獨立的地方，便是西班牙一個自治區——加泰羅尼亞。當地議會有很多議員都希望獨立，即使如此，他們在議會中舉起加泰羅尼亞的旗幟，都不會侮辱自己國家，即西班牙的國旗，因為他們知道如果這樣做，其實也在侮辱自己。而我們今天辯論鄭松泰議員倒插國旗的行為，他不僅侮辱自己和議會，同時侮辱所有香港人和中國人。議會是屬於全體香港市民的，這裏的議員代表全體香港市民，不止代表一小撮人。一個負責任的議員當然要表達自己的意見，表達支持他的選民的意見，但是亦要顧及整體社會的感受。現時鄭松泰議員正正只顧表達自己的意見，只懂得討好支持他的人，而忽略整個社會和國家。即使鄭松泰議員在議會作出這些行為是他口中所謂的"抗爭"，但在於我們看來，這些只不過是爭"出位"、爭鏡頭的動作。如果他用侮辱國旗這一招來爭鏡頭、爭"出位"，我覺得這種行為是非常卑劣，事實上亦不符合《基本法》。從普通人的角度看來，鄭松泰議員的行為其實已經違反自己的誓詞。不談法律，單看其動作，他兩次將民主建港協進聯盟議員桌上的國旗倒轉擺放，這是行為極不檢點。我很記得主席當天曾經命令他離開會議廳，但他公然違抗主席的裁決，這絕對不是立法會議員應有的行為。不過，很可惜，即使鄭議員做出這種卑劣的行為，剛才仍有很多泛民主派議員給他掩飾，用很多歪理來維護。陳志全議員不承認當天擺放在議員桌上的是國旗或區旗，只稱為展示品；郭家麒議員的言論則更可笑，他說那些國旗的尺寸並非標準尺寸，所以不是國旗或區旗。其實他們是刻意淡化事件，維護鄭松泰議員。我很希望稍後就議案投票時，泛民同事不要再為鄭松泰議員的行為作掩飾。我很記得，在數星期前的內務委員會會議上，鄭松泰議員為自己的行為作掩飾，說他不是侮辱國旗，因為根據國際慣例，把國旗倒轉擺放是向他人求救的意思。代理主席，這真是荒天下之大謬，我不評論有關意義，但是，很明顯鄭先生是敢做不敢認，當面對着大家的批評時，他便用各種方法來狡辯。代理主席，你剛才引述了鄭先生一本書，名為《由本土民權到建邦立國》。

"香港人沒有故土，唯有香港建國"，下款是"鄭松泰"，這是他的書的序言。因此，從序言可見他心中有沒有國家，究竟他做出把國旗倒轉擺放的行為是向某些人求救，還是他真的目無國家，侮辱國家？這是很清楚的，不容任何狡辯。事實上，如果議員在議會內做錯事或說錯話，其實不要緊，最重要的是承認和承擔。不過，我們看到今天的議會內，梁頌恆、游蕙禎和鄭松泰議員同樣不願意面對自己的錯誤，犯了錯還在百般狡辯。

我們剛才進行辯論時，我留意到公眾席有中學生來旁聽。

我們究竟要教導年輕人做勇於認錯、有承擔的人，還是要教他們做侮辱國家、死不認錯的人呢？我明白大家都有自己的判斷，但仍然期望大家對於我剛才的問題有正面的回應。所以，我支持謝偉俊議員的議案，反對陳志全議員的議案。

代理主席，關於今年10月19日鄭松泰議員在議事廳倒掛國旗和區旗的行為，當天主席已裁定他行為不檢，下令驅逐。雖然非建制派議員避開以"行為不檢"4個字評論此事，但我聽到無論是建制或非建制派議員，絕大部分均不表認同，原因不說自明，便是大家也知道國旗代表我們的國家和人民，而區旗則代表香港特區和市民。如果刻意倒掛，是有意侮辱、污衊國家和特區的意思。由於今次的譴責議案一旦獲得通過，可能導致鄭松泰議員喪失議席，後果嚴重，故鄭議員和一些非建制派議員質疑譴責議案過火，小題大做，是政治迫害。

代理主席，在上月25日的內務委員會會議上，謝偉俊議員尋求內務委員會支持他提出今天這項議案，當時大家已有一番辯論。當天，我特別留意鄭松泰議員的發言。鄭議員在發言中只重申主席當天已作出裁決趕他離場，已對他作出懲罰。他固然隻字不提當天主席裁決他行為不檢，亦迴避評論自己的有關行為是否恰當和檢點，反而不住轉移視線，指稱他人上綱上線、政治審判、政治鬥爭，對他提出讉責議案是過火。鄭議員不但沒有顯示絲毫悔意或反躬自省的態度，反而作出狡辯，含血噴人。如果鄭議員能夠自我檢討，表示歉意，我非常樂意重新考慮。代理主席，關於鄭議員倒掛國旗可能涉及的法律問題，已交由執法部門調查，我不在此作評論。現時我們需要討論的是，如果一位已依法宣誓的議員在立法會大會期間，在莊嚴的議事堂作出侮辱、污衊國家和特區的行為，大家認為是否算得上符合這位議員的就職宣誓？是否算得上擁護《基本法》和效忠香港特區？這與毛孟靜議員所指的愛國主義並無直接關係。雖然鄭議員並未在立法會為他的有關行為作出詳細辯解，但他在Facebook有一段留言，詆毀當天建制派在桌上安放中國國旗和特區區旗是"媚共"，又表示自己"對此等低劣、廉價的愛國行為表示遺憾，因此在點人數期間，謹代表港人倒插區旗宣示不滿"。這種含有敵意、隨意污衊建制派的言論和行為實在令人極度遺憾，顯示鄭議員不但惡意貶低正常掛國旗和區旗的行為，並且隨意將倒插國旗和區旗視為政治表演、宣示不滿的工具。按社會大眾所見，鄭議員重複做出這種倒掛國旗和區旗的侮辱性行為，顯示他倒掛國旗和區旗是故意的行為。由10月19日至今近兩個月來，鄭議員未有就他的行為表示後悔或歉意。鄭議員表示，民選議員的監察來自選民。按照民選機制，如果選民認為他不稱職，下次選舉時可以懲罰他。但他有否留意到他宣誓擁護的《基本法》第七十九條第七項亦設有一項機制，便是"行為不檢或違反誓言而經立法會出席會議的議員三分之二通過譴責"，會"由立法會主席宣告其喪失立法會議員的資格"？代理主席，我記得20多年前當我處理一宗案件時，一名被告向法官說法官不能審判或懲罰他，只有上帝才可以。這種論述與鄭議員的論述實有異曲同工之妙，藉以魚目混珠、欺騙公眾。更甚的是，鄭議員上次在內務委員會上忽然提出一種令人難以置信的所謂論述，引述美國有關國旗的守則，指倒掛國旗有求救和希望得到大家注意的意思。代理主席，其實全球不同國家對國旗也有不同規定。近年，美國總統奧巴馬曾在會見東盟國家領袖時因錯誤倒掛菲律賓國旗而要為此致歉，因為在菲律賓，倒掛國旗的意思是國家處於戰爭狀態。為何鄭議員作為香港特別行政區的立法會議員，只是援引美國的例子，反而忽略了他宣誓擁護的《基本法》附件三訂明在香港特別行政區實施的《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都、紀年、國歌、國旗的決議》，以及香港已訂立的《國旗及國徽條例》？份屬本土派的鄭議員口口聲聲說"港人為大"，為何在這件事上卻不理會在香港的觀感是視倒掛國旗和區旗為侮辱性的舉動？

代理主席，如果非建制派議員接二連三做出關乎大是大非、原則性的錯事，卻沒有道德勇氣承認，實在令公眾懷疑他們的道德誠信操守，令人質疑他們擔當議員的資格。事已至此，我心無懸念，支持把有關事宜交付調查委員會處理，並反對陳志全議員的相關議案。代理主席，我謹此陳辭。

代理主席，不承認自己是中國人、不尊重自己的國家——中國、不尊重莊嚴的香港立法會，便不應該擔任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的立法會議員，我相信這是很多香港市民的共識。鄭松泰議員在今年10月19日，在議事廳將多位議員席前的多枝國旗和區旗倒插兩次，這些行為就是不尊重國家、不尊重香港、不尊重立法會，是行為不檢；侮辱國家、侮辱立法會的人，就不應該擔任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的立法會議員。所以，代理主席，我反對陳志全議員"不得就謝偉俊議員動議的譴責議案再採取任何行動"的議案，而支持謝偉俊議員譴責鄭松泰議員的議案。陳志全議員發言時用了一連串的四字詞語來形容謝偉俊議員的議案，他說這是小事化大、小題大做、上綱上線、假大空，又說議案誇大了鄭松泰議員的行為。代理主席，我相信只有不尊重國家的人才會認為國旗是小事。我們所有人也知道，國旗代表國家的尊嚴，怎會是小事呢？辱國是大事大非的問題，又何來小題大做呢？侮辱國家的尊嚴，茲事體大。在立法會工作，怎可以視之為玩意呢？所以，陳志全議員說這是偽命題、假指控，我認為他所說的才是偽命題和假指控，因為我們今天處理這項由謝偉俊議員提出的議案，陳志全議員提出反對才是不合情、不合理，反而謝偉俊議員的議案才是合情合理。代理主席，說得出，便要做得到。既然鄭松泰議員經常這樣說話，而他在立法會又做得出，為甚麼害怕承認呢？

與很多泛民的議員一樣，大家均未曾聽過鄭松泰議員解釋他的動機為何、他的行為代表甚麼意思、為甚麼他要這樣做，因此，為甚麼他們不支持謝偉俊議員的議案，成立調查委員會，讓鄭松泰議員說清楚？

他經常公開鼓吹"港獨"，不是現在才說，他亦曾說香港不屬於中國、自己不是中國人，以及香港要建國。其實，很多市民在這段期間都對我說，他們擔心有這種行為的人任職教師只會誤人子弟。有這種行為和想法的人擔任議員，是否也會誤了香港呢？鄭松泰議員當選議員後曾經揚言會在立法會上提出中港區隔的議案。雖然他在立法會宣誓的儀式中的確讀完整篇誓詞，但其實他加插了全民制憲、重新立約等口號。我們都知道這些口號根本是搞"港獨"，根本是"港獨"的實際操作。鄭松泰議員當選前也多次承認要搞"港獨"。

所以，我認為泛民反對派的議員今天或上次在內務委員會上盲目包庇鄭松泰議員的說法，全部都是強詞奪理、毫無道理。正如周浩鼎議員所說，今次的議案辯論其實真的是一面照妖鏡，可以照出哪位議員並不尊重國家、不尊重議會，並非好像某些議員所說，指議案打開了一個缺口，以後議會便完全沒有尊嚴。

代理主席，不是真的擁護《基本法》、不是真誠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的人，便真的不應該擔任香港立法會議員，我相信很多市民均會認同這想法。所以，我希望泛民反對派的議員不要再盲目包庇，因為如果他們繼續盲目包庇鄭松泰議員，其實等於認同他的行為、認同他的理念，雖然他們不知道他的理念為何或他們說不知道他的理念為何。

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

議會以往對許多議員曾經作出的行為確是不了了之、得過且過，但今次的行為涉及侮辱國家國旗、香港區旗，我恐怕建制及非建制陣營起初均可能忽略了事情的嚴重性。特別是事件是在議會內發生，且在議員執行職務期間發生，更是全球經由電視直播可以看到的，還正值宣誓屬有效或無效、是否效忠等問題備受爭議之時，這事件關乎非同小可的一種行為。當然，我們亦有所謂的事後孔明，得到人大常委會就有關事件進行釋法，亦有高等法院上訴法庭區慶祥法官對有關條例的理解，大家更清楚知道議員違反誓言並非小事，並非像以往多屆多位議員般可以輕輕帶過，甚至是百端破壞或"惡搞"也完全沒有後果。我希望這是撥亂反正的好時機，讓大家明白議會的確應有一條底線，不應輕易被漠視。

假設我們不能阻止這個程序繼續進行，繼而要設立調查委員會，當中都訂明非常嚴謹的程序來處理有關調查事實、經過和演繹的事宜。最後，本會仍然要進行進一步的公開辯論，讓市民進一步評理，更要經過非常高的門檻才可正式通過，即獲得三分之二議員通過。

我並非小學生，但我並不認同有關罪行是完全不可能證明的，因為有關條例的寫法包括一個"等"字，所以其意思不一定指已列明的行為。換言之，不一定是"焚燒、毀損、塗劃、玷污、踐踏"才屬於侮辱國旗的行為，我相信條文中的"等"字已包括其他行為。由於刑事法的要求相對高，所以即使我認為並非不是完全不能提出檢控，但如果存在相對大的疑點時，當局也未必會提出檢控。

代理主席，很多同事包括楊岳橋議員及另一位議員也引述我在甘乃威事件中的發言，我非常多謝有關同事詳細地閱讀我的發言內容，而那次發言也是我認為值得驕傲的發言。不過，此一時，彼一時，並非我改變了，而是事實上根本完全不相同。甘乃威事件中最重要的一點是有被告，沒有原告——原告不肯作證，所以調查只會是沒有結果的過程，而這是未審也知道的。再者，有關行為是時任議員的甘乃威在私人場合的行為，而這次卻是在議會內議員執行職務時發生，清清楚楚記錄在案，更有錄影帶記錄，這樣的調查相對較容易，所發生的事實相對容易確定。我想議員到最後只會憑自己良心來判斷，有關行為是否符合市民和社會上的要求，便是如此簡單。順帶一提，當年的甘議員是歡迎我們調查他的。

更重要的是，代理主席，在多年來我也曾被香港律師會檢控我的行為，所以我在這方面會非常謹慎地研究有關過程是否恰當。因此，當大家批評我現時採取的措施是過分時，我希望他們明白我痛苦的經驗，以及我一直對《議事規則》第49條或《基本法》第七十九條所處理的行為的辯論均非常關注並積極參與。代理主席，這個絕對不是表忠或小題大做的行為，這是撥亂反正的機會，讓議會重拾正軌。我亦相信這是很多同事在這次選舉中對選民表達的莊嚴承諾，我希望我們不要輕輕放過這個機會......

代理主席，國旗是每個國家的象徵和標誌，無論是舉國歡慶的節日，還是在熱烈的體育競技場上，或是在天災國難的時候，都會有國旗的身影，它無時無刻代表着國家和人民不可分割的關係。每個公民都有尊重和愛護國旗的責任。世界各國對於本國的國旗都十分重視，很多國家都制定了明確的法例法規。美國早於上世紀60年代末通過了"國旗褻瀆法"；瑞典亦緊隨其後，在1980年代通過《瑞典國旗法》；新西蘭亦在同一時期通過相關法律，明確了新西蘭國旗的法律地位，將國旗收入法律保護之下。看回香港的情況，根據《基本法》附件三的內容，訂明在《基本法》中增加《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旗法》為全國性法律。在《國旗法》中有明文指出："在公眾場合故意......侮辱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旗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不僅如此，香港法例第2401章《國旗及國徽條例》第7條及第2602章《區旗及區徽條例》第7條也明確說明："任何人公開及故意......侮辱國旗及國徽，即屬犯罪"，一經定罪，"可處第5級罰款及監禁3年"。綜合不同國家和香港的實際法律情況，這說明了甚麼呢？這說明了侮辱國旗的行徑是違法行為，我想身為大學講師的鄭松泰議員不會不知。加上作為立法會議員，在眾目睽睽下，未經他人許可私自移動其他人的物品，亦有違最基本的道德底線，我想鄭松泰議員也不會不知道；經過其他人告誡後，他仍一意孤行地兩次倒轉國旗，這個可謂是錯上加錯的違法亂紀行為，我想鄭松泰議員不會不自覺；置《議事規則》於不顧，公然違抗主席請他離場的要求，這個大失體面的違法幼稚行為，我想鄭松泰議員也不會不察覺。其實對待國旗的態度即是每一個人對國家的感情，是一種"國家與我的關係"的體現。鄭松泰議員這個舉動，顯然是說明了他心中並無國家的概念，更無絲毫對國家愛護的心。這不禁令人質疑，他當時的宣誓是不是言不由衷？應該如何解讀這種前後不一的行徑？我想香港市民和明眼的朋友自己都會心中有數。代理主席，立法會是一個莊嚴議事的場所，如今卻變成部分議員隨意嬉鬧的場地，想衝出來就衝出來，不想坐在座位，便賴在地上不離開，死纏爛打。更甚的是，剛才大家也看到，很多議員都無言地將事實......將歪理變真理，令議事廳莊重盡失。

主席，近年來香港的國際形象已經不斷受損，昔日亞洲最安全的地方、經濟最好的東方之珠，這一張國際名片已經被暴亂、縱火、辱國等所代替。好客之都開始給人排外、故步自封的印象。

數據顯示，旅遊業議會在今年1月至12月初所登記的訪港內地團數目較去年同期下跌四成至五成，即近一半之多。周邊的日本、韓國、星馬泰等國家替代香港成為內地遊客的首選之地。辱國行為顯然令到香港與內地的關係更為緊張，香港給人的印象是甚麼？不論是從遊客口中得知，或是地區市民的意見也告訴我們，香港給人的印象是"亂都"，這個印象正一天一天地加深。主席，鄭松泰議員的行為，我覺得是作出了一個最壞的示例。

現在倒轉國旗的行為，可謂不分上下。所謂"從善如登，從惡如崩"，面對惡行為必須第一時間阻止，對做錯、甚至作出可耻示範的人，我們應該在議會裏面嚴厲譴責，這才是對年輕人最好的警誡，亦是對愛國愛港市民一個必須的回應。辱國行為不單是一種違法行為，如果我們處理不當，更會造成對青年人意識上的錯誤引導。主席，我強烈譴責鄭松泰議員的行為。他侮辱國家，侮辱香港人，很多市民向我們表示，我們一定要認真處理這個問題。昨天是南京大屠殺死難同胞國家公祭日，這是一段任何一個中國人都不會遺忘的歷史。日本對我國的辱衊，讓人每每想起，就會憤慨萬千。作為一個公民，愛國、守法可謂是最基本的原則。作為一個立法會議員，更應該身先士卒、以身作則。不僅是守法，更應該宣傳守法的概念。現在社會上總是有一小撮人別有用心地反其道而行，一味強調"兩制"，反對"一國"，甚至蔑視"一國"，無視《基本法》，意圖分裂香港社會。當下我們必須將"港獨"這個苗頭及時制止，制止一些劣質民主對香港的腐蝕，盡快恢復理性社會，這才是令香港能夠重回正軌的一個最主要做法。主席，我支持謝偉俊議員的議案，反對陳志全議員的議案。

主席，我首先一定要稱讚柯創盛議員，他大義凜然地說了一個正理，他指出守法和法治的重要性。但現在的社會、立法會中，更多的人在做甚麼呢？在鑽法律空子和玩弄遊戲規則，所以才會發生今次鄭松泰議員倒插國旗事件，然後歪理連篇，而旁邊眾多位非建制派議員都爭相為他找藉口，說他幼稚、他的行為不檢點等，為他辯護。朱凱廸議員剛才提到一位名叫利建潤的人，指他在法庭上解釋他塗污國旗的原因和理據。但朱凱廸議員沒有說這位人士最終都要負上法律責任，被定罪。

換言之，這是合理地限制言論自由。希望各位不要再以利建潤案件來為鄭松泰議員的行為作合理辯解，他的行為沒有合理辯解的，全世界都知道他這種行為是錯誤的。

議員也明白，我們經常"掛在嘴邊"的是要公平、公正，不要嚴人寬己，我希望就這方面，議員真的要自我約束，對自己的要求要較對別人要求更嚴格。

如果我流着中國人的血，我對國家表忠有甚麼問題？我作為中國人，我一定要這樣做。

說回一個比較嚴肅的問題，早前剛當選美國總統的特朗普，在數天前發表了一篇言論："如果中國不再整頓貿易框架，我們便可能重新調整'一個中國'的政策"。

其實，對於我來說，也是一樣。鄭松泰議員這些行為：辱國、早前的一些言論：港獨，這些能夠交易嗎？

這麼多建制派議員踴躍做這件事，便被人以口號式、"扣帽子"形式說我們表忠，為北京做事。你不做中國人，我還要做；你對不起祖宗，我還要面對父母。

我要感謝謝偉俊議員給我機會，可以發言數分鐘，表達我們作為中國人內心的憤怒和不滿。我希望香港市民清楚知道我們今天發言的原因。陳志全議員，我知道現在我們正在討論你提出的議案，但我亦希望你明白，不要經常性將數種不同的邏輯合併。鄭松泰議員昨天說，如果有些非建制派議員支持謝偉俊議員的議案，其實就是認同了這種制度。我希望你們不要被他綁架，這種是"政治綁架"。這種辱國的行為、這種言論的核心，是不能夠掩蓋你們自己另一種政治價值觀。如果你們將兩者等同——你們時常說我們將事情捆綁，其實不是——如果你們將兩者捆綁，反而令你們自己的角色變得模糊。我昨天看書，亦聽到一位前輩談論這件事時，提到哈馬斯。

我沒有離題，我在談論陳志全議員。

他提出來的觀點，我一定要表述背後的原因，即是我剛才談到火箭炮的比喻。

主席，何俊賢議員剛才說要效忠，其實每一位議員也宣誓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所以，當有人羞辱我們的國旗和區旗，我們一定要嚴斥，這不是我們應有之義嗎？所以，我不明白為何謝偉俊議員動議譴責鄭松泰議員的議案，陳志全議員會出來"保"他呢？事實上，會議廳內出現不當的行為，如果不及時制止，似乎會變成慣例。以前宣誓"加料"，便是一個例子，正因為以前宣誓時，有議員不斷"加料"，大家也放任不管，結果每一屆宣誓，也有議員"加料"，這樣便成為慣例，然後突然收緊慣例，便會有人問為何以前可以，今次不可以？所以，有人倒插國旗和區旗，我們一定要嚴厲斥責。如果有違法違規的地方，要立即處理。這是非常嚴重的問題，為何陳志全議員要反對呢？另一個例子，是瘋狂"拉布"，不斷發言。以前，對於一些建議或修正案，我們也盡量容忍，結果又成為慣例，導致"拉布"成風。所以，對於一些不當的行為，應該動議及時處理，我認為謝偉俊議員今次的做法非常正確。

這件事本來相當中性，對於羞辱國旗和區旗的人，為何不能修理他呢？

所有泛民的朋友，從前是上一屆的前議員黃毓民一個人拖着整個泛民走，結果泛民變得很被動，今次是同樣的道理，鄭松泰議員一個人拖着整個泛民走。所以，我希望稍後投票時，大家要不離席，要不反對陳志全議員的議案，這樣才能表示大家效忠宣誓的對象。大家的宣誓是真確，而不是虛假的。此外，鄭松泰議員批評謝偉俊議員，提出這項議案是政治審查，指他因為失落立法會主席一職，於是向梁君彥議員表示不滿。

所以，我認為這是"小學雞"之中的"小學雞"行為，他這種想法完全不明智。

此外，朱凱廸議員在發言時將這種情況形容為打壓言論。議員是由選民選出來的，沒錯......應該這樣說，議員是按照法例，按照規矩被選出來的。議員進入議事廳後，應該按照法例要求，按照規矩，按照《議事規則》行事，這也是對的。若有人違反《議事規則》行事，我們便應該處理了。為何不可以有議員動議議案處理？我覺得這是完全扭曲了整個邏輯。

區旗和國旗都有嚴厲的要求和法規，所有人看到那面旗都知道是國旗和區旗，所以完全不可能以言論自由被打壓來開脫，這是完全不符合現實的。所以，我們希望及時制止這種行為，否則，我很擔心以後有人會"有樣學樣"，而且國旗和區旗受法律保護之餘，也象徵我們中國人民的身份，香港作為中國的一部分，應該尊重國旗和區旗，這與政治立場無關。

如果大家效忠的話，有人羞辱大家效忠的對象，為何不可以處理？此外，兩度倒插國旗，說這是"小學雞"行為就可以解決了嗎？

因此，我覺得一句"小學雞"並非擋箭牌，民意授權也非擋箭牌。我希望藉着今次向全世界的人說，中國國旗不能胡亂侮辱。昨天有報章報道，在一個國際比賽上，插上了其他比賽團隊的國旗，唯獨沒有中國國旗。

有人羞辱國旗，有人羞辱我們的國家，我們便要予以嚴厲的譴責，我們亦要令他受到法律制裁。主席，我謹此陳辭。

主席，多謝今天總共有26位議員曾經就我提出的議案發言，當中有18位建制派議員，其實我想就其中多位議員的發言回應，但我只有15分鐘時間，未必能夠逐一回應。

如果我決定不回來開會，我當然會拿走我的東西。何俊賢議員發言批評的其中一項邏輯，是有議員表示主席那天已對鄭松泰議員作出懲罰或裁決，不應再罰，他不認同這種邏輯。他更舉例說在橫洲發展的事宜上，顧問公司挪用政府的研究資料，被罰"停賽"3個月，我們就大興問罪之師，指懲罰太輕。是的，如果何俊賢議員提出引用《立法會條例》進行調查，我一定會支持，從而研究對這間顧問公司的懲罰是否太輕。其實，我希望大家弄清楚一件事。

我剛才聽到謝偉俊議員及張國鈞議員等建制派議員其實也有以這方式思考，得出的結論是，可能這真是一把機關槍，但我們現在實在沒有其他方法。

怎樣不了了之呢？

如果那些是國旗，展示它們的議員其實可能已觸犯法例。多謝謝偉俊議員指出，根據《國旗及國徽條例》第4條，"不得展示或使用破損、污損、褪色或不合規格的國旗或國徽。

同樣道理，鄭松泰議員的作為至今仍未有刑事後果，仍未跟進，謝偉俊議員卻可以引用《議事規則》和《基本法》第七十九條第七項下的程序，交付予調查委員會處理。

那麼，立法會究竟要成立多少個調查委員會才可行？廖長江議員指我們在辯論時，對於鄭松泰議員的行為極不檢點，迴避不談，因為根據《基本法》第七十九條第七項，若議員行為不檢，是可以啟動程序的。根據《議事規則》第452條，"如議員行為極不檢點，立法會主席、全體委員會主席或任何委員會主席即須命令其立即退席，不得繼續參與立法會或委員會的該次會議"，我讀出這項條文的原因是，其實每星期也可以發生議員行為極不檢點的事件，每個被主席趕走的人均是行為極不檢點。如果根據這定義，每位議員被趕走後，其他人也可以啟動程序，引用《議事規則》第49B條，再引申至《基本法》第七十九條第七項，然後再進行一次這程序，那會否沒完沒了呢？多位議員支持把事情交付調查委員會，但很多議員的發言卻顯示他們不知道委員會的權限為何，例如李慧琼議員。這個調查委員會應負責調查10月19日的事件......

10月12日宣誓當天，我看不到建制派豎立國旗以突顯"對擁護《基本法》及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的莊嚴意義及承諾"。10月19日，他們計劃不讓梁頌恆及游蕙禎宣誓，既然計劃不讓他們宣誓，又如何突顯這一點？

老實說，他們說自己這麼愛國和尊重國旗，便應該"做戲做全套"，同時擺放旗架，將旗子插在旗架上，而不是隨便使用杯座。把國旗插在杯座上，我覺得是非常不尊重的做法。

此外，我想回應蔣麗芸議員一個很嚴肅的問題，因為蔣麗芸議員說我包庇、袒護同路人。我要清楚告訴蔣議員，絕對不是因為鄭松泰議員是我的同路人，我才提出今天這議案。我相信鄭松泰議員和他的所屬組織熱血公民，都不會把我和我的所屬組織人民力量視作同路人。

不同的人可以有不同的演繹。至於行為幼稚和不尊重同事，我不評論這些，但即使他真是這樣，即使他真的污衊了建制派議員，那又如何？

還有一點是有關蔣麗芸議員的，我差點忘了說，她說甚麼國旗反映數千年歷史文化蘊藏於此，其後立即被人質疑，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旗何來數千年歷史文化？

所以，希望議員支持我提出的議案，"不得就謝偉俊議員動議的譴責議案再採取任何行動"。